第一項質詢。

主席，經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後，我就質詢各部分的答覆如下：一及二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條例》所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按《私隱條例》第12條發出了《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目的是為香港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及信貸提供者就如何處理個人信貸資料提供實務指引。《實務守則》涵蓋個人信貸資料的收集、準確性、使用、保安，以及查閱及更正資料等要求，規定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日常運作中須採取適當的措施，包括須定期及經常監察及檢討資料庫的使用情況，藉以偵察及調查任何不尋常或不合常規的查閱或使用模式。銀行作為信貸提供者及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使用者，有責任在共享及使用個人信貸資料方面遵守《私隱條例》及《實務守則》的要求。作為銀行的監管機構，金管局也要求銀行必須訂立清晰及全面的政策和程序，以符合有關規定。為促進行業競爭，金管局一直與香港銀行公會、香港存款公司公會和香港持牌放債人公會商討關於引入多於一家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建議，並積極落實相關安排，希望藉此提升服務水平，改善現時因市場只有一家商業營運的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而衍生的營運風險，特別是單點失誤的風險。金管局和行業公會對於建議下的新管理架構和運作模式已達成共識。行業公會正積極進行各項籌備工作，包括制訂《行業實務守則》，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企業管治、內部監控、客戶個人資料的使用和安全等方面訂立標準；以及成立管治小組，負責執行工作。金管局將會認可該《行業實務守則》，並修訂《監管政策手冊》內有關"透過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共用個人信貸資料"的指引，落實銀行在新安排開通後須透過中介平台與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連接及遵守規管要求。這些安排將大幅加強對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規管，因此，當局沒有計劃立法要求信貸資料機構的運作須經金融監管機構認可或授權。根據《實務守則》，信貸提供者應從速更新帳戶資料，無論如何應在每一個不超過31日的報告期間結束時更新該等帳戶資料。雖然縮短信貸提供者提交資料的期限或有可能使信貸報告反映最新的資料，但也會縮短了信貸提供者處理及核實相關資料的時間。倘若向信貸資料機構提交資料的準確度成疑或會影響客戶信貸紀錄和信貸評級。業界普遍認為現行的資料更新安排基本上能滿足他們在信貸風險管理方面的需要。在行業公會商討引入多於一家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過程中，並未有收到意見要求改變現時的做法。鑒於縮短提交資料的期限或會對信貸提供者的運作流程和資訊系統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當局認為維持提交資料的期限為31日的做法仍然合適。三根據《私隱條例》，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認為資料使用者不遵循保障資料原則，可向資料使用者發出執行通知，要求糾正。如資料使用者沒有依從執行通知的規定，私隱專員會把個案轉介警方進行刑事調查及作出起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現正研究修訂《私隱條例》，以加強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局方早前已就修訂該條例的方向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當中包括研究引入向違反該條例的資料使用者施加行政罰款的可行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與私隱公署進一步研究當中的具體做法，如罰款機制及金額等，並會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例，以制訂切實可行的修例建議。
主席，對於我關注的問題，局方的回應算是詳盡，而我亦明白當局的看法。鑒於英國的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除了可向金融機構提供信貸資料外，亦可向其他界別的機構提供資料，以便有關機構核實個人身份及追討欠款。我想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允許其他界別的機構索取個人信貸資料？
主席，私隱專員發出的《實務守則》，為香港的信貸提供者如何透過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查閱該機構所持有的個人信貸資料，提供了實務指引。正如陳議員剛才所說，信貸提供者目前並不包括公用事業和政府機構等其他界別的機構，因為根據《實務守則》，信貸提供者主要包括《銀行業條例》第2條所指的認可機構及其附屬公司，以及根據《放債人條例》獲發牌照的放債人。

我們會就這方面繼續聽取相關意見，因為如要容許其他界別的機構透過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查閱個人信貸資料，須有充分理由。如果允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向其他界別的機構提供信貸資料，《實務守則》亦可能需要作出修訂。

主席，在香港，現時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網上查閱信貸報告訂閱費是每月280元。如果貸款人在評估個別人士的信貸紀錄後拒絕批出貸款，則該名人士可向CRA免費索取信貸報告。但是，在澳洲和美國，個人有權每年向CRA免費索取信貸報告一次，而中國內地更是每年兩次。我想問，當局日後會否在香港推行相關措施，讓每位市民每年免費索取信貸報告一次？
主席，根據現行安排，如果貸款申請人被拒批貸款申請，該名人士可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一份免費的信貸報告。據我了解，行業公會有意延伸這項安排，要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額外提供免費的信貸報告，例如每人每年一份。至於具體安排和詳細資料，行業公會會適時公布。
主席，香港現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網上查閱信貸報告訂戶費是每月280元。如果貸款人在評估個別人士的信貸紀錄後拒絕貸款申請，該名人士才可向CRA免費索取信貸報告，但在澳洲和美國，個人有權每年向CRA免費索取信貸報告一次，而中國內地則是每年兩次。我想問，當局會否考慮規定CRA每年至少為市民免費提供信貸報告一次？
主席，剛才陳議員和廖議員均就類似的題目表達相似的意見，證明大家都很關心這個題目。我在此重申，行業公會有意延伸現行安排，即如果貸款申請人被拒批貸款申請，該名人士可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一份免費的信貸報告。

主席，資料庫載有客戶的財務狀況和個人資料，而對於不同背景的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市民或會各有偏好。我想問當局，是否可以像現時接種疫苗般，讓市民有權在向銀行申請貸款時，選擇使用哪一家CRA？抑或所選用的CRA須經銀行同意或由銀行指定？
主席，我們十分明白市民關注是否有權選擇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所以我們一直與行業公會商討相關安排。據我了解，行業公會已就新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營運模式達成共識，要求在新系統下，所有信貸資料必須同時開放予所有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讀取。此外，按行業公會的建議，銀行向哪一家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信貸報告以審批信貸申請，是由銀行決定的，而銀行亦應向客戶作出相關披露。如果市民希望自行索取信貸報告，將可選擇向哪一家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信貸報告。
主席，目前，信貸提供者會直接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資料。如果銀行或個人需要索取有關資料，收費是280元。日後，信貸提供者須透過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向CRA提供信貸資料。

主席，關於收費的問題，剛才幾位議員也有提出不同角度的考慮。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收費水平純屬商業決定，而我們預期在引入多一家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後，將可促進整個行業的競爭，從而提升服務水平，甚至有可能進一步降低消費者使用信貸資料服務的費用。我剛才已大致說明有關情況，除了整體費用會因有新的市場參與者加入競爭而可能降低外，就某些具體情況而言，例如我剛才也提到，行業公會有意要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延伸現行安排，即貸款申請人在貸款申請被拒後，可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一份免費的信貸報告。

我想詢問，如果企業申請借貸，銀行會否查閱中小企的老闆或股東的信貸資料？政府會否在有需要時，考慮檢討現時查閱安排只適用於個人的情況？

我們希望通過增加市場的參與者，在有選擇的情況下，讓服務和費用有調整的空間，令整個市場得益。
我是問局長，為何他認為引入競爭便無須由監管機構作出監管？

第二，我想借此機會略述目前3間服務機構的評估情況。

截至上月底，全港約有100萬名市民已接種兩劑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佔全港16歲或以上人口百分之十五。有傳染病學專家指出，該接種率不足以築起群體免疫屏障以防止香港爆發新一波疫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何針對性的宣傳及教育活動，釋除市民對疫苗安全的疑慮；二會否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促使各公私營機構提供誘因鼓勵其員工接種疫苗；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三鑒於有傳染病學專家指出，已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士染疫或播疫的機會甚低，政府會否放寬該等人士所受到的出入境、社交距離及復課等限制；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主席，政府展開"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由現在直至8月底為防疫關鍵時刻，希望透過提升疫苗接種率，盡速為香港建立保護屏障，讓社會早日回復常態。就容海恩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教育局，我現答覆如下：一政府以公開透明、正確快速和科學為本的原則，透過不同渠道向市民提供有關新冠疫苗的最新資訊和專家的意見，以凝聚社會動力，提升市民接種疫苗的意欲。為便利市民一站式獲取新冠疫苗的最新資訊，我們推出專題網頁，講解疫苗原理、保護作用和接種須知等。我們最近亦在專題網頁上加入新功能，設立數據儀錶板公布疫苗接種的最新資料，包括已接種的疫苗劑次、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尚餘的營運日子及接種名額等。在宣傳教育方面，衞生署製作大量題材呼籲市民接種疫苗，並藉着不同媒體作宣傳。我們明白科學實證尤為重要，衞生署特別邀請家庭醫生參與資訊性節目分析不同個案是否適合接種疫苗。例如，衞生署正與醫院管理局和香港電台合作，一連多個星期透過"疫苗專線"節目講解不同專科疾病會否影響接種新冠疫苗的成效和安全性，並且解答公眾的疑問，以讓市民放心接種。香港所提供的兩款疫苗都是安全、有效及品質良好的。考慮到市民關注接種新冠疫苗後的異常事件，我們每星期發放新聞稿，提供有關新冠疫苗接種監測的更新數字。此外，有接種和沒有接種疫苗人士發生異常事件的比較數據和相應的基線參考數據，亦已上載至專題網頁。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目前未有發現任何一宗死亡個案與新冠疫苗接種有因果關係。我們會繼續以公開、透明的方式發放有關接種疫苗的正確和全面資訊，亦會加強監察坊間對疫苗的不實信息，有需要時會立刻澄清。

二及三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我們為市民接種約271萬劑新冠疫苗，當中約158萬名市民接種了第一劑疫苗，佔全港16歲或以上人口的24.1%。政府和社會各界陸續推出多項措施，鼓勵市民盡早接種疫苗。

高接種率對社會和營商環境有利，我們呼籲機構及企業僱主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在可行情況下提供便利，為員工安排疫苗假期。便利聚會政府會以"疫苗氣泡"為基礎，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可獲放寬的限制包括處所或聚集的人數上限、處所容量上限和營業時間、可進行的活動、小組與小組之間的距離及佩戴口罩等要求。便利出行政府已按"疫苗氣泡"的概念縮短已接種疫苗的抵港人士的檢疫期。日後政府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商討旅遊安排時，出行前接種疫苗將會是必須的要求，以保障市民在旅遊時有足夠的免疫保護。接種疫苗取代定期檢測為了保障前線人員的健康，政府為前線政府僱員實施"以接種疫苗取代定期檢測"的安排。前線政府僱員在接種第一劑疫苗並提供疫苗接種紀錄後，可獲豁免進行定期檢測。復課安排教育局一直呼籲學校教職員積極參與接種疫苗，並鼓勵學校為教職員提供便利。教育局亦發信全港學校鼓勵他們為接種疫苗的教職員安排疫苗假期。在考慮日後學校恢復全日上課及其他防疫抗疫措施時，政府會考慮每所學校教職員及學生整體接種疫苗的情況，考慮容許恢復更多學習時間及活動。推廣疫苗接種的活動政府歡迎商界和團體主動提供誘因，鼓勵市民接種新冠疫苗。我們了解商界和不少團體考慮就此舉辦抽獎活動，為便利它們申請相關牌照，政府會加快處理有關申請，亦會協助進行核證工作等。香港上星期再次出現源頭未明、帶有傳播力極高的變種病毒個案，為疫情響起警號。第五波疫情隨時一觸即發，而且可能涉及更高傳染力和威脅更大的變種病毒。政府所提供的兩款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唯有"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香港才能盡快建立保護屏障。

我亦留意到，最新的疫苗接種7日平均值已超過4萬，而"安心出行"的下載率亦已超過400萬，人數頗多。

其實，市民最希望的是可以利用"安心出行"參加全部各項大抽獎。雖然政府早前沒有承諾為市民提供任何現金獎或抽獎，但如果政府可以與商界商討，讓市民利用"安心出行"參加各項大抽獎，相信市民會十分歡迎。

主席，在"安心出行"方面，剛才容海恩議員說過，現已有超過400萬人下載。

除了"安心出行"之外，亦可從"智方便"及醫院管理局的紀錄看到疫苗接種的情況。最後，當然還有一張紙本的疫苗接種證書可供使用。
主席，她沒有回答我，政府會否與商界溝通，令市民能夠利用"安心出行"參加大抽獎，而無需分別到10多個網頁及不同地方申請？

主席，我也想問局長，當時政府訂購復必泰和科興的疫苗是大約各200萬劑，但現已接種一段時間，疫苗已經"買少見少"。

我想局長說清楚，今年會否再有來貨？

主席，多謝蔣麗芸議員的補充質詢。對於現時兩種疫苗的供應，我們當然會密切監察。事實上，在過去一星期，我們留意到除了每天接種疫苗的數目有提升外，預約數目也有提升，但是，每間疫苗接種中心仍然有名額可供使用，所以我在這裏特別呼籲市民，如果要接種疫苗，請盡快預約。

如果市民不飲"敬酒"，是否要飲"罰酒"？

大家也留意到，本港上星期又有一宗源頭不明個案，這敲起了一個警號。如果真的出現第五波，我覺得最有效及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家盡快接種疫苗，以保護自己及抵抗下一波疫情。

當然，我們已多次指出，世界各地很多地方未必有疫苗或未必可以全民接種，所以既然香港有足夠的疫苗，我們不應該浪費。

保護自己是應該的，但很多市民知道可以保護自己也不接種。

主席，多謝鍾議員的補充質詢。市民接種疫苗後能否出行或出行條件是甚麼，是我們需要與其他地方商討的，不論是內地或其他國家。

據悉，不少居家長者因缺乏對藥物的知識，不當整理及存放藥物，甚至同時服用多種藥物引致服藥過量或藥效相抵銷而不自知，因而損害健康。此外，安老院舍不時發生錯派藥物，以及沒有備存準確的用藥紀錄等藥物事故。例如，去年發生一宗院舍長者懷疑因服食了獲派的錯誤藥物而患上腦血管疾病及昏迷的事件。

主席，經諮詢食物及衞生局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由政府資助為體弱長者提供家居照顧服務的營辦機構，必須為每一位體弱長者進行評估以制訂個人照顧計劃，包括根據長者本人及其家庭情況評估他/她是否需要藥物管理服務。營辦機構會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藥物管理服務，當中包括指導長者檢查藥物的有效期和分藥、為長者及照顧者提供有關藥物的資訊及協助長者理解依時服藥的重要性等。為扭轉現時"重治療，輕預防"的醫療體制和觀念，政府透過食衞局正在全港18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並由護士、專職醫療人員、藥劑師、社工及支援人員所組成的跨專業團隊，在地區層面提供由政府資助的健康推廣、健康評估、慢性疾病管理及社區復康等服務。其中，作為康健中心團隊的駐場藥劑師負責為會員提供免費的藥物諮詢及用藥輔導服務。康健中心亦會擔當地區基層醫療樞紐的角色，聯繫社區裏的公營、私營、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及社區資源的資訊，增加資訊透明度，並在市民有需要時給予專業指導並加以協調。食衞局會持續檢視藥劑服務的需要及其在基層醫療健康中發揮的作用。

另外，社會福利發展基金在2010-2011年度至2020-2021年度期間，曾資助福利機構推行了16項有關安老院藥物管理的項目；d社署自2018年10月起為全港安老院安排外展醫生到診服務。此外，社署在巡查院舍時會按實際情況向院舍提出改善藥物管理的建議，並定期為院舍舉辦相關的培訓講座；及e社署於2019年3月起全數資助安老院的保健員修讀在資歷架構下認可的課程，內容包括藥物處理。"安老院舍到院藥劑師服務試驗計劃"於2010年6月開始推行，其主要目的是評估及優化院舍的藥物管理系統及提升員工在藥物管理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參與試驗計劃的安老院數目由首年的26間，逐步下降至2018年計劃結束前的6間。事實上，透過上文5項措施，大多數安老院都已設立有效的藥物管理系統，相關員工也接受了包括藥物處理的訓練，而不再需要試驗計劃所提供的服務。社署會繼續落實上述各項措施，支援安老院的藥物管理，保障長者住客的福祉。三為進一步優化院舍的監管，社署在2017年6月成立"檢視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工作小組"。

政府現正進行法例修訂的草擬工作，完成後將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社署會繼續與業界和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為日後實施經修訂的法例作充分準備。

局長會否考慮為長者成立藥劑師外展服務隊？

至於家居服務方面，正如主體答覆所述，如果有這方面的需要，我們會研究如何協助長者定時服藥及不要混淆需要服用的藥物。

局長也知道，現時面對人口老化問題，獨居或雙老家庭的長者人數會越來越多。

主席，我想議員也知道，現時全港有140萬名長者，而有不同服藥需要的長者為數相當多。

當然，就這些工作而言，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可是，我的主體質詢是問有否關於離職的分項數字。我不知道司長是不敢回答、不敢公開面對公眾抑或不敢面對現實，但事實上，司長剛才提到律政人員日後有機會獲政府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我認為這項建議等同不打自招，承認律政司的中高層出現大規模離職的情況，所以要用這種方式彌補流失的人手。

原因是法律人員的崗位和身份是很清楚的，但這項建議卻偏偏令到他們的身份模糊。

主席，很簡單，究竟過去數年的離職人士屬於甚麼職級及共有多少人？

主席，我記得在回歸前，律政司署曾有很多來自其他普通法管轄區的律師，例如澳洲、新西蘭、加拿大，他們也很幫得上忙。

主席，據悉，受入境檢疫及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等措施的影響，來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數目近月大減，每日人數由疫前逾500人下降至近日約100人，導致不少家庭未能聘得外傭，而外傭工資亦飆升。有意見指出，輸入內地家庭傭工可紓緩上述問題。此外，不少家庭聘用外傭是為了照顧家中長者，而內傭與長者溝通時較少遇到語言障礙，因此長者或會獲較佳照顧。

主席，就議員的質詢，經諮詢保安局及入境事務處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目前，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有近37萬，絕大多數來自菲律賓和印尼。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政府一直因應疫情防控形勢的變化和需要，盡最大努力為外傭和其僱主提供協助和便利。從2020年年初開始，勞工處及入境處推行多項措施，協助外傭及其僱主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包括容許僱主延長其即將離任外傭的現行合約有效期限最多3個月，以及進一步延長外傭延後返回原居地的特別安排。一般而言，外傭可在其僱主同意下申請延後1年返回原居地。在疫情下，如外傭在該首次1年延後期內仍未能返回原居地，可再向入境處申請進一步延長逗留期限直至合約完結才返回原居地。上述特別安排須得到僱傭雙方同意。

主席，現時面對世紀疫情，我們要有新思維來應對當前的困難。其實，中產家庭真的非常需要外傭幫忙，而外傭的確能夠幫助很多中產家庭照顧長者和兒童，讓他們可以繼續工作。大家也知道，香港有97%的外傭來自菲律賓和印尼。在現時的疫情下，也不知道封城和檢疫等措施要持續多久，至今已過了一年半，但仍未看到盡頭。大家也知道，現時外傭"跳工"及挑選僱主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很多僱主以6,000元甚至更高的價錢來招聘外傭，無非是希望覓得外傭幫忙。我亦知道政府確實做了一些工作，但我認為仍不足夠，欠缺短、中期的方案。正如我在主體質詢中提到，在這特殊時期，政府值得認真考慮輸入內傭，容許在內地設立試點，讓內傭來港幫助香港的家庭，以渡過難關。不過，局長的主體答覆十分撇脫，表示基於入境管制及保安理由，現時輸入家庭傭工的入境安排並不適用於內地、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台灣的中國居民，以及阿富汗、古巴、老撾、朝鮮、尼泊爾及越南的國民。

主席，如果社會關注這問題，大家是可以繼續探討的。不過，大家也知道，從內地輸入傭工來港提供居家服務，本身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政府暫時未有就此作出任何考慮。

主席，羅局長提到基於入境政策而不考慮從中國內地輸入家庭傭工，並將中國內地與阿富汗、古巴、老撾、朝鮮等國家混為一談，這是非常過時的政策。從內地輸入內傭的說法已有數十年之久，數十年前已故的韋基舜先生已想成立公司輸入內傭，但當時入境處的考慮是擔心他們會逾期居留，以及難以辨別他們與本地人等。

香港有很多蘇浙人，或許那裏也有人願意來港。我認為局長應該有新思維。

主席，在這一段時間，仍有很多香港中產市民申請外傭。雖然菲律賓外傭暫時未能來港，但印尼也有很多申請個案。

如果風險為中度，基本上在接種疫苗後，他們的檢疫期可以由21天減至14天。
局長，現時聘請外傭真的非常艱難，我每天也收到投訴，尤其是關於外傭"跳工"問題，我想這是局長一定要留意的。

現時，聘請外傭的薪金已被炒高至8,000元、1萬元甚至更高，可見問題真的非常嚴重，所以李慧琼議員今天才提出，一定要設法補充勞工不足的問題。

局長剛才說有很多安老院舍服務員、護理員也是內地來港的傭工，我明白現時廣東省的薪酬昂貴，但內地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也有興趣來港提供服務，所以希望局長能更積極商討，可以盡快擴大範圍以引入更多內地人員從事家居，尤其是照顧長者的工作。另一方面，亦希望局長研究如何解決"跳工"的問題，因為現時這樣真的不是辦法。

否則，他們不斷"跳工"是非常不健康的，對僱主來說也毫無保障。

如果外傭是有合理理由停止合約，而他們已經來港，只要能夠為他們作出適當的安排，讓他們找到工作，這樣亦可以幫到另一些僱主。

由於最近留意到有關工資及"跳工"的問題，入境處已收緊有關安排。

這的而且確是兩難，因為當局不想趕走那些外傭，以免供應越來越少，所以一定要考慮在短期內，盡快研究主體質詢提出的要求，即內傭的問題。薪金是否實際，以至聘用廣東、廣西甚至更北面的傭工來港工作，是市民的選擇。

主席，不延續有關外傭的留港visa，其實變相是懲罰他們的僱主。

據主辦單位估計，該體育盛事會吸引全球超過12000人參加，並會為香港帶來10億港元的經濟收益；該盛事除了有助香港旅遊業發展，也可向全球展示香港的多元性和對平等機會的支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一2022同樂運動會的主辦單位在預訂賽事場地方面的進展；有否針對性政策或措施，協助主辦單位預訂政府的運動場地；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二各個本地體育總會會否支持並參與2022同樂運動會；如會，詳情為何，包括將會派員參賽的體育總會名單，以及參賽人數；政府會否鼓勵各體育總會參與該運動會？
主席，從體育政策方面來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沿着三大策略方向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即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我們鼓勵市民多參與體育活動，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的文化。我們培育具潛質的運動員，提供優良的訓練環境及綜合支援，讓他們可以盡展所長，在國際體壇爭取更佳成績。同時，我們協助體育總會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賽事，讓市民觀賞高水平的運動競賽。為配合推動體育發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制訂了康樂設施的預訂程序，讓合資格的團體優先預訂康樂設施，以舉辦體育比賽或體育活動。根據康文署現行的預訂程序，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體育總會、地區體育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等團體屬最優先類別，可於12個月前優先預訂所有在繁忙及非繁忙時段的康樂設施；而體育總會的屬會、慈善團體、正式協會和法團等則屬第二優先類別，可於3個月前優先預訂在繁忙時段的康樂設施，或於6個月前預訂任何時段的壁球場及在非繁忙時段的體育館主場和活動室。就葉劉淑儀議員的質詢，我現綜合答覆如下﹕根據主辦單位提供的資料，將在香港舉辦的第十一屆同樂運動會獲同志運動會聯合會認可，並由香港同樂運動會主辦。

換句話說，推動平等共融是其目標，而運動及文化活動作為同樂節目，是推動平等共融的平台，因此任何人士，無分種族、宗教、年齡、性別、性取向、能力或背景均可以參加。與一般的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不同之處在於，同樂運動會並非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或任何國際體育聯會所認可的體育賽事。因此，我理解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各體育總會成員不會派出運動員參賽。另外，同樂運動會的目的是通過不同的活動推動平等共融，體育只是其中一項元素。我得悉主辦單位在尋找場地時都有考慮不同的地方，包括大專院校、非政府場地、中環海濱空間、其他文化場地等。根據康文署的現行做法，香港同樂運動會作為一所香港註冊團體，可於6個月前預訂非繁忙時間內的體育設施及於3個月前預訂繁忙時間內的體育設施。主辦單位已向一些大專院校、體育會和會所等申請租用其轄下體育設施以舉辦部分賽事。此外，主辦單位至今已與26個體育總會或體育團體商討合作事宜，包括提供裁判、技術支援及預訂場地支援等，其中有11個團體已達成協議、有4個團體表示因其他事務未能與主辦單位合作，其餘11個團體仍在商議當中。倘若主辦單位獲得體育總會的支持合辦有關活動，根據現行的政策，可於12個月前預訂有關的體育設施。在收到主辦單位及/或相關體育總會的申請後，康文署十分樂意按照現行的程序提供適切的協助和處理有關的申請。
主席，聽罷局長的答覆，我當然明白同樂運動會並不等同奧運會，所以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各體育總會成員不會參與。但是，無論如何，這也是一項國際盛事。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黃國健議員動議的"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議案。有4位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黃國健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依次序請謝偉銓議員、盧偉國議員、何俊賢議員及何君堯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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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黃國健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數月前，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提到，香港要解決房屋問題。他指出，香港的住房問題有其歷史和發展過程，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解決的時候。這令我們不禁思考，特區政府是否已經開始解決土地房屋這個難題？

由於土地供應持續不足，香港人的居住質素一直下降，但居住成本卻不斷上升，即是越住越細、越住越貴。問題日積月累，最終變成深層次矛盾，連政府為基層市民提供的住屋保障，即公屋，也節節敗退。最新的公屋輪候時間已升至5.8年，接近6年，創22年的新高。然而，這只是政府的數字。我們在社區接觸到不少個案，當中輪候七八年仍然未能"上樓"的個案比比皆是。此外，土地供應不足，亦妨礙香港產業的創新及轉型。由於租金已佔經營成本一大部分，企業根本沒有額外資源用於創新、研發和招攬人才，結果導致香港產業發展受阻，市民向上流的機會減少。由此可見，土地問題是本港急需解決的根本矛盾。解決土地房屋問題已經成為國家領導人，以至香港普羅市民的共同願景。因此，我今天提出的議案，旨在敦促政府部門落實建議，讓政府能在有底氣、有決心下全方位覓地。主席，工聯會的立場很清晰，凡是可解決香港土地房屋問題的倡議和方法，我們都會支持。我們主張透過短、中及長期措施，全方位開發土地，務求令香港有更多可發展的土地備用。

儘管如此，我想向大家說明數點。首先，工聯會支持填海造地及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作興建房屋用途。透過填海增加土地供應，是香港沿用已久、行之有效的方法。現今科技發達，不論是移山或填海，在技術上都沒有難度，亦可以滿足環保要求。

我特別希望指出，香港現時有75%以上的土地是農地、荒地或林地，當中郊野公園佔全港土地面積約四成。因此，政府只要規劃得宜，動用這些土地作發展不會對環境及市民生活質素造成影響。主席，香港事事喜歡與新加坡比較，我便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的自然保育及公園用地只佔約8%，加上水庫也只佔約13%，但我們從未聽見新加坡環境及生活質素落後。可見，保護環境及維持綠色生態的要素，不在於郊野公園佔多少土地，而在於規劃及保育措施是否奏效。此外，我亦在議案中建議政府加快土地規劃程序，從而縮短土地由"生地"變成"熟地"的過程。根據局長早前提供的資料，現時造地程序需時最少6年。一些大型發展項目，例如新界東北發展項目更歷時接近20年，其間不斷進行研究、履行程序，才得以步入收地階段。

因此，我建議政府簡化土地規劃及研究，以至修訂發展藍圖的各項流程，並改良徵收土地的安置及賠償政策，甚至修訂法定流程，從而令有關研究、規劃、諮詢、評估以至基建可按時或同步進行，縮短開發時間。為了地盡其用，政府亦應向有意拖延或丟空土地10多年不發展的土地擁有者施加壓力，例如開徵土地閒置稅，促使他們在合理時間內善用土地，藉此向社會傳遞明確信息，即政府不容許土地囤積、待價而沽，以防土地出現長期"曬太陽"的情況。主席，最後，我希望再次重申，土地和房屋問題是本港民生的一大難題，急需解決，而且刻不容緩。由於本會現已回復正常的議事狀態，沒有人"拉布"搞事，所以我們應聚焦在市民的利益和福祉。解決土地問題不應流於空談，政府應該大刀闊斧地採取行動。我期望今天的辯論能夠為政府帶來推動力。

主席，我首先感謝黃國健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讓立法會有機會再次討論香港的土地供應問題。對於原議案所載的大部分建議，包括加快填海造地、發展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用地、加快開發前邊境禁區用地、調高新界土地發展密度、研究將大型設施搬遷以騰出土地建屋等，原則上我都認同。由於時間所限，我會集中講解我的修正案。原議案要求政府加快土地開發及規劃程序，而我認為簡化和加快審批程序同樣重要；否則，就算有多完善的規劃及發展藍圖，但落實不到或實施得很慢，便難以增加供應。發展局因應我和業界的要求，在數年前已展開精簡發展審批流程的工作。不過，雖然方向正確，但做得不夠快，所以我希望當局可以快馬加鞭。最近，社會再次熱烈討論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用地。我在多個場合均有提及，香港除了有四成面積是郊野公園外，還有佔地約一成半的綠化帶，亦有大量已荒廢的農地未獲善用，相當浪費。

因此，我在原議案加入善用有關郊區土地，作為"社區配套用途"的字眼。原議案建議開徵土地閒置稅，但這如同之前一手樓空置稅的建議，都是治標不治本。治本的做法是增加供應，促進及加快私人房屋的發展，當中政府除了做規管者外，亦要積極扮演促進者的角色，拆牆鬆綁，簡化審批程序。只要供應足夠，空置問題便不再存在。平衡土地發展與生態保育亦是我和業界所一貫倡議。在賣地條款中要求發展商承擔保育責任的建議用意良好，但恐怕只會令發展程序變得更慢和更複雜。我的建議是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及簡化相關程序，平衡保育需要與發展速度。最後，我想談談另外3位議員的修正案。

何俊賢議員提議修訂《新界條例》，以釋放祖堂地的發展潛力。由於這一點我很早便提出過，所以我會支持。何君堯議員提出兩項修正案，其中有關改善發放恩恤補償安排及簡化相關程序的大原則，我是支持的。但是，我認為重新引入類似昔日"乙類換地權益書"的土地債券的建議，會將問題複雜化，而且涉及的問題亦很多，未必有利迅速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所以我不會支持。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我首先感謝黃國健議員動議原議案。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涉及市民最為關心的房屋問題，同時亦涉及不同產業的發展，對香港經濟民生影響至大。主席，本港市民的居住空間非常狹窄，不但越住越貴，而且越住越細。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8年，創22年新高，市民怨聲載道。經民聯歷來非常重視這項議題，在本星期一6月7日便發布了《香港十年安居計劃》建議書，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改變目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臨急造地、窮於應付"的被動局面，主動作出全面規劃，多管齊下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經民聯的10年安居計劃，建議開發2,400公頃土地，增加65萬個公私營房屋單位，將人均居住面積由約161平方呎增至200平方呎，務求從根本解決香港安居難的深層次矛盾。因此，我認同原議案的基本原則和方向，要求政府用盡一切方法，全方位增加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並加快土地開發及規劃的程序，從而增加住屋供應及加快產業發展。政府應盡快推展中部水域人工島和各項填海造地計劃的可行性研究，並檢討《保護海港條例》的適用範圍，以增加近岸填海的合適地點。發展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用地和綠化地帶，是重要的選項。經民聯認為，政府長遠可以把郊野公園總面積的3%，即約1,329公頃的邊陲地帶，改劃成住宅用地。同時，政府應大幅開發新界土地，加快開發前邊境禁區用地和逐步開放沙頭角墟禁區。為了釋放現有土地潛力，政府也應加快重建老舊公共屋邨，同時調高市區及新界土地的最高發展密度。經民聯亦敦促當局積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加快收回新界的棕地、祖堂地及閒置農地，但必須全面檢討現行的特惠分區補償制度，設立具彈性和透明度的合理補償機制，以保障土地業權人享有《基本法》所列明的各項權利。主席，儘管特區政府必須全方位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卻應該避免"病急亂投醫"而採取不恰當的措施。我不同意原議案開徵土地閒置稅的建議。當然，我認同要平衡土地發展與生態保育，認為當局應該加強與發展商、地區持份者和保育團體的溝通和協調工作，謀求多贏方案。我同意原議案提出的建議，研究將大型設施搬遷，以騰出土地以供發展，但我在修正案中刪去原議案列舉大型設施的例子。由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在文物建築、本土文化、自然生態及體育發展等方面，都有獨特的保留價值，社會上對其搬遷問題仍有爭議。對葵涌貨櫃碼頭的搬遷問題，亦不易定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黃國健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可以討論土地問題。

然而，按照我的個人理解，"深層次矛盾"不限於造地方面。

我們固然明白土地的重要性，但如果政府每次都用大義壓人，毫不理會持份者的權益、生計或生活開心與否，這做法同樣有欠妥善。我會列舉一個例子，但我想先行申明立場。

政府可否提出政策，以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

因此，最重要的是開闊自己的腦袋和空間。對於所有其他建議，我全部都不反對，我亦一直支持好像"一品鍋"一樣共冶一爐。

代理主席，我感謝黃國健議員提出原議案，以及謝偉銓議員、盧偉國議員、何俊賢議員和剛剛發言的何君堯議員提出修正案。香港土地資源緊絀，是不爭的事實。行政長官在上任後明確指出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而適切的居所是市民對政府應有的期望，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亦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因此，本屆政府上任不久，便成立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專責小組進行了大量具質素的公眾參與工作，凝聚了相當的社會共識。專責小組討論了18個選項，並且確立了8個需優先處理的選項，包括發展棕地、推動新發展區，以及進行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等；還有另外9個未獲社會普遍支持，或牽涉較複雜考慮的選項，專責小組並不建議應作優先處理，這些選項包括剛才亦有提及的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以及重置葵青貨櫃碼頭等。就這些未被建議作優先處理的選項而言，小組認為長遠來說，政府仍然可以按實際情況，在未來考慮是否有需要進一步研究這些選項的可行性及利弊。政府考慮到專責小組的建議，以及盡量善用規劃及建設資源的必要性，決定在現階段，我們會集中資源推進8個小組建議的優先選項。代理主席，造地的確需要時間，大多數土地供應選項都不會一蹴即至，亦未必能夠馬上見效。可幸的是，經過過去幾年的不斷耕耘，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已漸見成果。我們在未來10年能夠完成興建的公營房屋單位已達到316,000個單位，這個數字超越了《長遠房屋策略》在同一個時期，即2021-2022至2030-2031年度這10年期，估計的大約301,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正如我上星期在回覆邵家輝議員的提問時說過，316,000個完成興建的公營房屋單位的數字，比對起2019年的272,000個及2018年的248,000個，其實代表相當大幅的增長。但是，由於當中的三分之二的供應會在10年期的後5年才出現，因此，在未來幾年我們仍然會面對相當之大的挑戰。現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大約5.8年，預料這數字短期內仍會有進一步上升的壓力。換句話說，在未來幾年，市民仍然會面對"上樓"難的問題。在這方面，政府會繼續在開拓土地及提供房屋供應上盡我們一切的努力。我們盼望社會大眾能夠理解，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需要長期、持續地進行。在繼續推進我們工作的同時，我們亦不停細心聆聽社會上不同的意見。黃國健議員今天的議案和多位議員的修正案提出了不少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當中有些建議，例如加強政府主導的用地規劃、積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及相關法例，以及盡快推展中部水域人工島工程等，是現屆政府一直主張及全力推展的工作。另外一些建議，如簡化土地房屋供應的流程、加快土地改劃及規劃，亦是我們積極進行中的措施。事實上，如果我們分析用作興建未來10年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330公頃土地，會發現當中約35%來自新發展區及大型發展項目，約40%來自多幅改劃作公營房屋的用地，這些都反映我們在過往的一段時間，在改劃土地用途上、在收回土地上、在發展新發展區上，其實我們已取得一些成績。在此我感謝立法會各位議員在不同場合對我們努力的大力支持。代理主席，增加土地供應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亦與運輸基建、保育等議題環環相扣。今日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和環境局副局長亦在座，我們會一起細心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稍後在總結發言階段再作適當回應。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議案。面對香港土地供應短缺，我同意要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我最近撰寫了很多文章，內容包括支持發展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研究發展綠化地帶、怎樣釋放新界的濕地緩衝區和"祖堂地"，以及全力開發新界北的土地等。事實上，我在撰寫這些文章時得到很多啟發。

還是已經有土地、有"麵粉"給政府，只是政府造地的過程太慢，因要通過環評及城規等一系列程序而令"麵包"遲遲未能出爐，亦令造地建屋又慢又貴？黃國健議員剛才提到"土地曬太陽"，其實曬得最多的是特區政府的土地。

政府所說的古洞北/粉嶺北第一期入伙的居民，正正屬於私人住宅發展項目，而旁邊規劃了很多政府的公屋項目。

房委會預計在2022年收回土地，但房屋預計在2031年才可以落成，提供4,000個單位。我們以往提及香港的速度時往往很自豪，但今天香港的速度已經代表慢、成本貴等，香港已經絕對追不上深圳、國家等的速度。另一方面，政府經常說基建先行，但實際上，看看香港的基建，例如古洞站和北環線，哪個項目的興建和落成不是較預期遲，又或造價高昂。

在此希望政府檢視"麵粉"的時候，也一併檢視製造"麵包"的機器。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多年來土地房屋短缺的問題，一直是困擾港人的頭號民生大事，亦因為問題盤根錯節，始終是未能解開的深層次矛盾之一。可幸在香港完善選舉制度、確立有助理順行政立法關係及增進政府治理效能的新秩序後，本港可望告別過往的政治泥沼，把精力重新放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政府亦已表明會優先處理土地房屋問題。今天這項議案，正好提供一個集思廣益的機會。自回歸以來，多屆政府也竭盡心思致力解決這問題，如議案所指，是全方位覓地。就現屆政府來說，它尋求增加土地供應的短、中、長期方法，包括議案有提到和沒有提到的，有些亦已經取得一定成績，問題是相比於需求，覓地始終不夠多、不夠快。議案提到政府兩年前宣布會積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合適土地發展公營房屋，但至今仍只鎖定收回1.2公頃土地，估計只可提供1,600伙，待完成相關程序真正收地，或許仍要多等兩年。又例如發展棕地的方案，根據公布，當局按照初步研究至今鎖定8組棕地，大約可提供2萬個公屋單位，但預期建成要在10年後。毋庸諱言，許多短、中期的選項均要兼顧很多問題，但政府是否還有空間可以加快、加大供應？例如減省官僚程序、加快審批程序、加快做好配套的工作，或加大建屋的地積比等。政府亦有新思維提出大氣魄的計劃，便是足以提供高達26萬個房屋單位、創造逾20萬個職位，包括新核心商業區、橫跨二三十年的"明日大嶼願景"填海造地計劃。議案亦特別提出促請當局盡快推展工程。至於現時社會再次掀起討論的、具有相當土地供應潛力的、本議案亦有提到的發展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的建議，當局基於過往社會支持度不足，表示會在完成原訂的優先供應土地的選項後，才或許再展開研究。雖然這項建議的確較具爭議性，但我認為面對數以十萬計基層市民在新冠疫情下縱使失業或開工不足，仍然要捱貴租、居於"劏房"等惡劣居住環境、"上樓"遙遙無期的苦況，是否可以讓社會各界在獲得充足的資訊下，理性再審視這建議？當局是否可以盡快提出具體方案，包括在佔香港四成總面積的郊野公園撥出多少適切的用地、可供應多少公營房屋、對本港生態的影響等，來讓大家為社會的整體利益作出選擇呢？代理主席，我認為議案有許多建議值得政府參考，但時間所限，以上只能略略談及數項重點。最後，我必須指出土地發展要面對很多問題，而最大的始終是政治勇氣和政治決心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由黃國健議員提出的"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議案。土地供應不足、房屋不足，對香港人來說實在是切膚之痛，甚至令年輕人不想再努力。由"佛系青年"直至"躺平主義"，歸根究底，都是土地、房屋供應不足所致。香港現在的情況好像一個危殆的病人，要送入急症室搶救，而在座議員和官員都是希望解決這個問題的醫生。有一個診治方法稱為"獨步單方"，但通常都是不可行的，還是要綜合治理、多管齊下，才能把病醫好。可是，說得容易，要做便困難重重，而且當中涉及資源發展、利益分配等問題，少不免會受到種種阻撓。上一屆行政長官提出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內一些沒有太多生態價值的土地，用作興建公營房屋、政府用途等設施。有些人，特別是反對派、"攬炒派"，很喜歡不停提出"高大上"的概念，不停"洗腦"式地說甚麼"先棕後綠"，似乎想給市民一個虛假的期望，當棕地用盡後，香港人便有足夠的土地和足夠的地方居住，所有問題便可以解決。首先，我再次談談"先棕後綠"的概念。這是一個偽命題，為何這樣說呢？新界大概有1,300公頃的棕地，例如位於洪水橋、新界東北發展等的棕地。其實，政府已經很進取，動用了當中的540公頃，這些都是發展潛力較好的棕地。至於餘下763公頃的棕地，在發展上有很多困難，包括非常零碎及地處較偏遠的地方。現時亦有一些作業需用棕地，棕地不能變"零"，例如是物流支援、倉儲、工業支援、維修、環保工業和回收工業等都需要棕地。棕地不應是一個很負面的詞語，在規管下同樣可以從棕地中創造大量經濟活動，所以不能單靠棕地。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單靠棕地，那麼擁有棕地的人或目前有土地儲備的人便會很開心，因為他們的地可以"皇帝女唔憂嫁"，待價而沽、拖慢發展進度。待政府懇求他們參與發展時，他們才"擠牙膏"式慢慢發展，這樣會助長地產霸權。歸根究底，香港現在土地供應的確不足，特別是新增的土地供應不足，導致現時擁有土地的人沒有很急切的動機發展他們的土地，於是讓土地"曬太陽"，實在是非常浪費。我認為，這正是市民對政府早前提出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反應冷淡的主要原因。現在，要治療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病，的確要多管齊下，甚麼方法都要嘗試，包括利用部分郊野公園內一些沒有生態價值的地方。

一方面，住在區內的人很慘，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十分擠塞；另一方面，亦不能夠在加強交通配套下調高發展密度，令土地真正地盡其用。土地的發展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而且要有開拓精神，解決多方面的問題，不能裹足不前。我很希望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以及各個相關部門真的拿出決心和魄力，為市民解決土地和房屋不足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的"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議案。每當談到土地供應，不少人都有一個迷思，便是究竟香港有地抑或無地。大家翻開小學教科書也知道，香港的土地面積有1,111平方公里，較新加坡的720平方公里還要多。

原因有多個，包括政府的土地運用、房屋政策搖擺不定，2003年推倒"八萬五"後再沒有作出長遠的房屋規劃，而且只要涉及增加土地、加建房屋，便會有無數的人，特別是土地既得利益者，找來代言人提出反對。

以開發新界東北這反面教材為例。

代理主席，18年已過去，如果有人說收地較填海快，只是騙人的說法，新界東北這例子一定要銘記於心。每當牽涉土地發展，背後都涉及龐大利益，有利益集團操弄。他們擔心政府覓得新土地後，便不能把其囤積的土地高價沽售。為了保障自己土地的價值，他們會出盡千方百計，動員其利益代言人反對一切土地開發，連中部水域填海也反對。過去，大家聽到最多的說法是"倒錢落海"，這種抹黑手段只有一個目標，便是阻止政府增加土地，同時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其實，中部水域的生態價值不算高，水亦不算深，又不會影響航道，是經過多年研究的填海選址。中部水域的好處是其西邊連接大嶼山、機場及交椅洲，東邊則連接港島，故此可搭建一條新的連接路接通機場及港島的商業中心。新建的人工島可以創造最多40萬個居所，地點亦方便市民往返市區及機場工作。事實上，這是一項非常值得考慮的建議，尤其是近年港島的發展已經非常密集，新建的公屋及居屋亦少之又少。很多家庭想在港島購買居屋，但卻不能購買到，因為港島沒有新建的居屋或公屋。此外，代理主席，黃國健議員的議案又提到要研究修訂《保護海港條例》。我想提述一些慘痛經歷，包括中環及灣仔繞道惹來的司法覆核，以及商討興建東區走廊行人板道的過程。由於受條例限制，只要觸及海面，又或從高空遮蓋到海港，即使工程不影響海港，都有機會遭受司法覆核的阻撓，以致這些好計劃大幅延遲。代理主席，說到底，正如剛才陸頌雄議員所說，香港的土地及房屋問題已是急症，絕對不能再拖延。我希望局方能夠精簡架構及加快所有程序，為解決香港住屋問題找到一條出路。

代理主席，香港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總土地面積，但已建設的土地只佔約四分之一。

曾博士指出，香港面積有1,100多平方公里，新加坡則只有700多平方公里，而香港人口有700多萬，新加坡人口亦剛超過600萬，但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積比香港大1倍。

自由黨認同政府透過興建房屋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這是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因此，對於政府透過多管齊下的措施，包括填海、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徵收祖堂地、放寬丁屋的高度限制、發展棕地群等，以增加土地供應，自由黨均會支持。不過，自由黨希望重申，棕地作業包括露天貯物場、貨櫃場、物流倉庫、汽車維修等，均是支援港口及物流發展的行業，是整個物流供應鏈重要的一環，不可或缺。雖然政府會為受影響的棕地作業者提供特惠補償，但申領特惠補償門檻過高，亦未能解決他們持續運作的問題。因此，我們希望政府檢討特惠補償制度，並盡量為受影響的棕地作業者提供替代土地，以減低對本港港口及物流業發展的影響。房屋需求殷切，供應量不足是主因，新發展區由初步研究到落成入伙，往往要花上15年至20年，導致房屋供應嚴重滯後。因此，自由黨歡迎政府成立"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以檢視現時的發展程序是否有壓縮的空間，從而縮短發展所需的時間。考慮到成本效益，自由黨認為填海造地較有優勢。雖然政府有《收回土地條例》這把尚方寶劍，但引用《條例》收地，不但程序繁複，而且有機會衍生法律訴訟，以致拖慢發展進度。由於填海造地涉及全新土地，所以土地規劃較具彈性，無須受限於現有的建設。事實上，今天樓價高企，除因房屋供不應求外，香港的建築成本高昂亦是原因之一。有研究報告指，香港的建築成本在全球100個大城市中排行第三，僅次於倫敦和New York。如果政府能夠控制建築成本，樓價自然能夠有所下調。至於搬遷粉嶺高爾夫球場及葵涌貨櫃碼頭的建議，自由黨認為政府應平衡社會及發展需要。高爾夫球運動深受部分市民喜愛，只要球會能夠落實讓公眾人士享有參與的機會，高爾夫球場應予以保留。至於葵涌貨櫃碼頭搬遷，我個人認為時機已過。如果這項建議在20年前提出，我會大力支持。代理主席，為紓緩市民對房屋的殷切需求，政府近年不斷收回可供產業發展的土地。自由黨擔心，如果情況持續，最終可能導致部分市民有居所而沒有工作，繼而衍生其他社會問題。政府在運用土地時，必須在建屋與經濟發展兩方面取得平衡。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非常感謝黃國健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相信從我手上這幅圖片，議會同事以至局長也很清楚看到，現時還有很多朋友居住於不適切居所。不管政府使用任何方法，我們也要面對一個現實，便是要努力開拓土地。

代理主席，我想引用一個專門進行房屋研究的團體的一份報告。

儘管特首在立法會答問會內表示，政府在未來10年會供應31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但我希望諸位局長能夠掌握，特首說的是一個目標，至於如何能夠達成，我認為真的要想想辦法，不能夠讓問題持續惡化。代理主席，是持續惡化，我只說兩次，因為不是太緊要。我促請政府盡快用盡一切辦法開拓新土地，更要為有關土地房屋發展的程序——局長，特別是繁瑣的程序——拆牆鬆綁，以增加房屋供應。

第二部分是如何能夠回應我們對於公型房屋的要求。

代理主席，我想指出，牽一髮動全身，個別地區的項目發展往往要重新整合，以配合整體的發展規劃，但每次政府進行這些工作時也遇到很多不同阻滯，需經反覆詳細研究才落實，於是時間上一定是一拖再拖。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香港哥爾夫球會的會員。代理主席，土地短缺已經十數年，政府多年來研究又研究，土地依然短缺。市民的感受更深，因為"越住越細、越住越貴"，社區民生設備不足，工商業空間亦短缺。特首提出"明日大嶼"，很有氣魄，能夠放眼未來，一次過增加土地供應。經民聯曾經進行詳細研究，廣泛諮詢各界專業人士及市民，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我相信能為社會帶來效益。土地規劃必須專業和理性，但諮詢期間經常有人以偏頗的說法操縱民意，有些團體則提交數百份意見書，一面倒支持或反對某些選項，政府隨後卻把這些諮詢結果當作至高無上。代理主席，社會各界一直就增加土地供應提供很多意見，包括"上天下地"的建議，例如放寬高度限制及地積比率、發展地下空間，甚或把設施遷入岩洞。十年過去，我們覺得最大的難題在於政府落實政策的態度和決心。如果官員墨守成規，事事都說辦不到，即使有再好的建議，政府也只會聽過便算。經民聯多年來一直建議大規模原址重建舊公屋，此舉相信可在10多年後讓輪候公屋的市民人人"上樓"，但前提是要先行物色一些新公屋安置受影響的原有居民。

政府寧願見縫插針，找來"三尖八角"的政府土地，用高昂的成本興建單幢公屋，亦不肯大規模重建，以發揮土地的最大效益。如果政府的思維不跳出框框，我們這麼多人出謀獻策，也只會像對牛彈琴。香港用作住宅用途的土地不足全港土地的7%，已發展的土地亦僅佔全港土地的四分之一，所以我們應該更宏觀地放眼全港所有土地，思考如何善用每幅土地，而不應單單針對一幅半幅與奧林匹克比賽項目有關的用地。香港口說支持發展運動，行動上卻是另一回事。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善用每幅土地，令香港成為更宜居的國際城市，經濟民生皆能兼顧。此外，政府的效率亦有待改善。以青年宿舍計劃為例，早在2011年已經提出，但竟然到了2021年才第一期入伙。當年的青年到了今天，已經"仔大女大"。代理主席，處理土地資源會面對很多困難，但香港的發展及民生所需，處處都與土地運用有關。政府施政要以人民為本，並要明白"冇屋住"的人不想聽政府解釋有何程序及規矩，他們只想知道何時"有屋住"。我希望政府能有勇氣大刀闊斧地增加土地供應，為香港的發展勇於突破。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黃國健議員今天提出這項"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的議案。

如果毗鄰的香港沙頭角能善用本來是邊境禁區的土地，稍為改變規劃及改變定位，便可讓這個區域得到發展，而當地居民亦可能因新的發展規劃而獲得更多就業和經濟發展的機會。

既然那裏一向是邊境禁區，便一直繼續下去，如無必要便不需要改變規劃。

在長遠規劃方面，大家也知道，中部水域人工島填海的計劃正在研究，這將會增加大量土地，而且是長遠的用地，因此，我也認為應朝着這方向考慮。

改變沙頭角的規劃模式，能否成為增加土地供應的安排呢？有朋友會問，交通配套方面如何？

大家不要忘記，香港仍在發展落馬洲，落馬洲新田區也會有大型發展，當中最少要提供57公頃土地用作未來發展工業及科技，而旁邊就是河套區。因此，如果能夠提供更多土地予本地市民居住，而附近又有就業機會，我認為是比較合適的。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這項議案。事實上，面對龐大的住屋需求，我相信政府對開發土地是責無旁貸的。當然，我知道政府各個部門都非常努力，正如剛才說過，局長也忙得頭髮發白。

開發土地的速度，真的是緩慢得可憐。面對着繁文縟節及繁瑣的流程，有些部門甚至刻意收起相關文件，待很多年後才慢慢處理，這些官僚做法的確令人氣憤。我相信我們氣憤，市民更加氣憤。莫說發展其他土地，一些已指明要發展的土地，直至今天仍然無影無蹤。

政府可否加快處理，急市民所急？"砥礪前行"就是要有革命的精神處理眾多問題，如果沒有革命或改革的精神，只是繼續依循繁文縟節、繁瑣的流程處理，根本無法解決有關發展的問題。開發新的土地當然困難。

不是，而是因為他們到處也看到很多荒地，當然，政府會說有些荒地不屬於它，但有些荒地的確是屬於政府的。

這些情況比比皆是，莫說開發土地、開發房屋。

我相信時間可以解決問題，但時間亦導致很多市民對政府施政很有意見。我們作為議員，尤其是我是直選議員，在前線面對問題時經常感到困惑、大惑不解。

代理主席，住屋問題長期困擾香港，也是香港最重大的深層次問題。現時，香港已經完善選舉制度，一切回到正軌，政府可以落實行政主導。因此，這是我們該下決心的時候，從根源徹底解決問題，令市民真正可以安居樂業。黃國健議員的原議案的建議包括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用地、推展中部水域人工島工程及其他建議，我全部都支持。由於時間所限，我特別想談談謝偉銓議員的修正案中，有關簡化和加快土地開發、規劃及審批程序的建議。立法會近日曾討論新界北發展計劃，政府亦打算今年申請撥款，如果撥款申請獲得通過，便會展開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勘查研究及工程設計。工程將於2025年展開，到了2034年才全面入伙。

現時的問題出於制度上，在數年前進行土地大辯論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個比喻：由土地變成可以入伙的房屋，就好像麵粉變成麵包一樣。他指出，麵包機壞了，無論找到多少麵粉，也要很長時間後才能焗出麵包。如果不把麵包機修好，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土地問題出於規劃及審批程序上，香港的土地及房屋規劃涉及兩個政策局和多個部門，真的是政出多門，每個部門都有其負責的範圍，各不統屬，官員亦要依足法例及程序辦事。再加上法規越來越多，相關程序較回歸前亦更複雜、更冗長。一宗申請要通過不同部門、完成架床疊屋的手續，相當浪費時間。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指出，拆牆鬆綁才是解決方法。現時行政主導得以落實，未來政府應該拿出魄力，建立一套全新的規劃制度，大刀闊斧地刪減不必要的程序。我建議乾脆將各部門合併，由政出多門變成責權統一，由一位局長統籌全局，即使不能夠把所有部門合併，各個部門也要充分合作，各有職責。說到底，只有官員才最清楚應該怎樣做及如何合併，我希望他們可以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政府一定要把麵包機修好；否則，即使找到麵粉，也只得一個"等"字。

代理主席，黃國健議員今天提出的房屋土地問題，經歷4任特首，是每一屆政府面對的最大問題。本屆政府在土地問題上花了很多心血，在2018年10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次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在喜靈洲對出的水域分階段填海，建立規模達1,700公頃的人工島，首階段提供15萬至26萬個單位，其中七成為公營房屋，最終整個項目能夠興建26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可容納70萬至110萬人。有關建議確實具前瞻性，可以提供大量土地作整體規劃。但是，如果一切順利也要到2034年才有第一批住屋落成，有種遠水不能救近火的感覺。從近期樓市熾熱的程度看來，發展商推出的單位很快便沽清，而"財爺"於本星期一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回覆我的提問時強調，現時的樓市由買家主導，本地和外地的投資者只佔極少數，顯示住宅是剛性需求，並不存在炒賣。"明日大嶼願景"計劃供應數十萬個單位，其實是好的建議，但政府實在要重整房屋政策，以解決香港短中期的住屋需求。以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建屋研究為例，當日因為有聲音認為保護郊野公園更為重要，發展局便決定腰斬研究。但是，這項建議確實可以在短、中期，為香港提供大量優質的土地作為房屋發展。代理主席，我並不是說保護環境不重要，亦明白大部分市民的訴求。但是，香港現時有24個郊野公園和22個特別地區，佔地443平方公里之多，在保育的同時，面對土地嚴重不足，房屋深層次的問題，政府應該因應實際的需求，以民為本，彈性處理郊野公園用地，不應該墨守成規。政府要顯示有勇氣，有魄力，有領導的才幹。在保護大部分郊野公園的大前提下，只是規劃當中3%，即約10平方公里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周邊、位處市區和郊野公園之間綠化地帶作為建屋之用，可以提供20萬個住宅單位，既不影響整體郊野公園的保育，亦平衡發展的需要，對香港是利遠遠大於弊。政府實在應該好好把握機會，先進行前期研究，然後再讓社會探討。代理主席，我們不要再蹉跎時間，土地政策是亟待解決。

除了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外，對於其他修正案我都會投棄權票。

代理主席，我首先要感謝黃國健議員提出"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議案。這項議案的確引起了議員的不同意見，甚至對土地供應的不同看法。

在這8個方案中，大部分也屬於長遠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案，其中兩項可以即時解決問題，包括現有已規劃的土地，例如洪水橋、錦田南以至古洞北，這些發展涵蓋共720公頃的土地。此外，還有棕地發展，當中包括洪水橋的部分土地，但該處的面積不足以令我們完成或補償現時香港房屋不足的情況。另一點是公私營合作，直至目前為止，我看不到有哪間大型或有實力的發展商與政府商討或合作興建公共房屋。

對於這些發展，市民或會認為要到孫子那一輩才有機會享用這些土地供應，政府說了等於白說。

第二，我認為收地過程亦出現問題。當局上月收回3幅土地，我對此拍案叫絕，我認為這是小試牛刀，應該還有更多土地。政府收回土地的方法，令這些土地變得有用，不再"曬太陽"或閒置。這做法能否擴展至真正在"曬太陽"由公私營擁有的農地呢？局長似乎只把焦點放在公私營合作的層面上，任由土地繼續"曬太陽"，這樣如何能為市民爭取更多土地以興建房屋呢？因此，在賠償方面，我覺得特區政府要有一些新思維。現時只有所謂新市鎮土地才能夠以甲級的價錢收購，其餘皆為乙級以下，甚至是丙級和丁級。土地擁有人覺得政府強搶民產，所以便不會主動把土地交給政府，因為價錢太便宜；再加上把土地交給政府後便等於殺雞取卵，從此失去收入。就此，政府是否應檢討目前收地政策的賠償安排，令更多土地擁有人願意交出土地予政府發展？

代理主席，我首先在此感謝黃國健議員今天提出"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的原議案，讓大家可以理順各方面就如何能夠增加土地供應提出的意見。最重要的一點，一定是政府必須有決心和執行力，覓地造地和加快公私營房屋供應，特別是公營房屋的供應。

專責小組在2018年年底提出18個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案，當中有8個優先選項。然而，兩年半過去了，很多政府土地和私人土地仍然在"曬太陽"，不只在新界，市區也有很多。土地供應不足，無法滿足市民龐大的住屋需求。市民越住越貴，越住越細，很多人居住在平均面積不足7平方米的"劏房"，而這正是香港長期的社會矛盾所在。因此，在現時理性的議會文化下，我十分希望當局可以好好把握現在的契機和時間，增加土地供應。代理主席，居住權是市民應有的權利。大家看到山頂一個車位的售價是1,188萬元時不禁譁然，因為真的是貴絕全球。只是一個車位也要1,000多萬元，香港住宅物業的價格在疫情下仍然持續上升，所以解決土地和房屋問題事在必行，而且要加快進行。香港市民置業的負擔指數長年有升無跌，冠絕全球，供樓支出相對入息的比率達77%，一個家庭不吃不喝20多年也未必能夠買樓。

代理主席，既然樓市價格與市民的收入嚴重脫節，很多年青一代買不到樓便想購買居屋。當局之前把居屋的售價修改為市價六折，聽起來是好事，但供應量少之又少。2020年的情況稍好，有7,000多個居屋單位供應，但未來只有6,000多個及3,000多個。市民根本買不到居屋，他們現在跟很多基層家庭一樣，輪候公屋五六年也一直無法"上樓"，所以便要轉向私人住宅市場。

如果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居住在"劏房"的人一直無法"上樓"，那麼不論有多少過渡性房屋，亦遠遠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

鑒於樓齡越來越高，局長要與時間競賽。此外，有智庫和學者替政府計算過，在2015年至2025年這10年間，政府實質可興建的公營房屋數量不達標，遠低於《長遠房屋策略》所訂的目標，累計欠缺10萬個單位，而10萬個單位等於15個重建後的蘇屋邨。

有智庫指出，未來4至5年的公營房屋落成量仍然大幅落後於目標。因此，要解決這個房屋方面的深層次矛盾，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是重中之重。有知名人士早前曾提出使用郊野公園的邊陲土地，在大欖公園撥地100公頃興建兩三萬個居屋單位，並把呎價劃一為6,000元等。

是否設有問責的標準？

代理主席，除了增加土地供應之外，我期望未來所有官員和房屋署等，要好好思考如何能夠加快進度。各位局長，現在基層住戶真的十分困難，故我希望大家可以齊心，藉着現在可以理順意見的議會文化，盡快增加土地供應。

首先多謝黃國健議員提出"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議案。我絕對認同土地不足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展障礙，所以議案提到"要求政府用盡一切方法，全方位增加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並加快土地開發及規劃的程序，從而增加住屋供應及加快產業發展"，我全都十分支持。

市民越住越貴，越住越細。香港市民經常說連有瓦遮頭也做不到，更何況結婚生子。香港人口老化，但年青人即使儲蓄數十年，不管多努力也不會擁有自己的小天地，買樓不成，也看不到希望，更對香港十分失望。商業方面亦大受影響，因為租金貴，每樣東西都貴，於是影響了香港的營商環境。

不過，正如一些智庫所說，私人發展商由購買農地至規劃、改造，要經過很多政府程序，隨時要花十多二十年，有部分更要二十多三十年才可以建屋出售。以馬鞍山一個房屋發展屋苑為例，要23年才由農地變成住宅物業，其間面對很多困難。

今天這項議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政府要認真處理問題。由於有很多土地是由私人發展商擁有，所以我覺得精簡流程，拆牆鬆綁始終是最重要的。政府可以開發土地，應該加快處理，但私人發展商手上的土地，政府亦應以更加快捷的一站式服務提供幫助。現時各個部門都設立重重關卡，然後不斷進行公眾諮詢，不斷拖慢整個規劃及興建程序，即使再過很長時間，也難以滿足土地房屋的需求。因此，我希望政府會考慮每一步如何拆牆鬆綁、盡量簡化程序，務求是政府、私人發展商或收地建屋都可以做到越快越好，滿足我們土地房屋的需求。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黃國健議員今天提出"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議案，亦感謝何俊賢議員提出修正案，作出一些十分有意義的補充。代理主席，我們已在議會就這項議題討論過無數次，多至手指加上腳趾也數不完。多位同事剛才也指出，香港的當務之急是解決房屋問題、土地供應、開拓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填海造地及精簡流程等，這些我全都同意。不過，在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中，有一項議題較少人談及，我想用我的發言時間討論"修訂《新界條例》有關出售祖堂地的規定，以釋放祖堂地的發展潛力"。

我知道電視機旁的朋友未必知道祖堂地是甚麼。簡單而言，祖堂地即太公地，是太公遺留給子孫的土地，即使子孫日後可能花光了錢、破產，他還有一筆錢養活子孫，供他們使用；又或當"阿公"想修葺祠堂或築路時，也可以使用從祖堂地收取所得的收益進行這些工程。

不少大型土地的發展就是因為中間的一塊祖堂地——就像一片芝士中間的一個洞——而出現阻滯，於是面積可能高達數十至數百公頃的整塊土地便不能發展，這樣對我們整個社會是否有幫助呢？關於祖堂地的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政府的不作為，這方面當然與3位在席局長無關，而是與民政方面有很大關係。根據《新界條例》，要買賣這些祖堂地必須獲得民政事務總署、民政事務局或民政事務專員同意。大家也知道，下面的官員會說，如要買賣祖堂地，必須取得100%子孫同意才能出售，只要有一人反對也不會受理。

代理主席，我手邊有4個files，全部都與祖堂地發展有關。

面積達2,400公頃並非小數目，如果我們能夠發展或鬆綁這些土地，便可立即解決很多房屋供應問題。因此，請局長回去認真考慮。

代理主席，土地短缺問題已經成為香港最嚴峻的問題，直接造成香港住宅單位供求嚴重失衡，導致近年租金和樓價持續高企，甚至屢創新高。現時樓市升勢在疫情下仍然未減，普通小市民的置業夢變得越來越遠。國家總理李克強先生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保障群眾的住房需求，解決大城市住房突出的問題，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具體辦法包括增加土地供應。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先生今年在兩會期間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面時亦提醒我們，香港要做好安定，便要解決房屋問題。香港的房屋問題嚴重，不但引起中央高層的關注，甚至要國家領導人多次開口提點。因此，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實在是香港當務之急。土地問題已經困擾香港多時。政府在2011年就"優化土地供應策略"進行公眾諮詢時，提出在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的方案。其後，特首亦在2017年9月決定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專責研究香港各種土地供應選項，並收集和分析公眾意見。

代理主席，回歸以來，香港的房價和租金節節上升，對中產階級而言，置業逐漸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對基層市民而言，輪候公屋有如望天打卦。本屆政府上任後，成立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大規模覓地。從長遠角度來看，開闢新的土地資源是勢之所趨；而在短期供應方面，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每況愈下，政府需要雷厲風行，尋找短期內可供建屋的土地。今天，我主要從兩個範疇辯論這項議題。要較快覓得土地，其中一項建議就是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善用當區的閒置土地。

沙頭角墟位處深港邊界，有不少閒置土地可用，加上深港兩地的口岸重整，配合大灣區發展，沙頭角墟絕對有潛力發展成為邊境新市鎮。新界北區4個鄉事委員會均贊成政府解禁沙頭角墟，地區人士亦不反對，但無奈政府仍因為保安理由，擔心走私案件增加而拒絕考慮。我多次提出可在周末或假日試行，增加警力巡查走私案件，但政府仍未接納我的意見。我期望政府可以改變思維，不要再白白浪費邊境的土地資源。關於第二個範疇，近日大家熱熾討論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收土地以興建公營房屋。《條例》是政府的"尚方寶劍"，但我必須提醒政府，《條例》的賠償準則在法理上存在矛盾，一方面指明不計土地的潛在價值，但另一方面卻清晰指明收地時要考慮市價。事實上，以公眾利益為由收地，亦與"保障私有產權"原則有衝突。政府目前以每平方呎300元至1,300多元收購新界的農地或祖堂地，但土地業權人卻無法以同等價錢，在區內購回面積相若的土地。以西鐵元朗站一帶為例，如果政府以甲級價錢收地，其後卻以"勾地"方式出售予發展商建屋，樓面呎價最少6,000多元，落成後更可以每平方呎逾10,000元出售房屋。這種低價收購村民土地，再以高價把土地轉售予發展商的做法極不公平。事實上，這種4級制收地補償制度已不合時宜。現時交通網絡完善早已推高新界土地及房價，但政府仍然沿用1978年發表的簡悅強報告書中，以荃灣、沙田和屯門為基礎制訂的基本補償率。現在是作出調整的時候，而且部分棕地的租金回報高，但政府卻沒有考慮土地的實際價值。

代理主席，政府應檢討現行的特惠分區補償制度，確保收地補償金額不會與市價脫節，而覓地工作亦不應捨易取難。我申報，我是香港哥爾夫球會的成員，亦持有新界土地。

代理主席，土地問題應該是香港最急需及最難解決的問題。除房屋外，醫療衞生、社會福利、教育、文娛康樂、交通基建、商貿發展等也需要土地，不同的土地需求也在互相競爭。記得我在2012年重返議會時，第一項要處理的議題，就是反對政府建議將啟德體育園區用地改作建屋用途。這種"十個茶壺九個蓋"的情況，令不同政策範疇也在搶用土地，成為制約香港發展的最大元兇。上屆政府視解決土地問題為施政的重中之重，現屆政府亦把增加土地供應列作首要任務，進行了持續1年半的土地大辯論，列出了增加土地供應的不同選項。代理主席，我肯定政府開拓土地的努力，但客觀的現實是，政府增加土地的速度不單無法"追落後"，更是變得越來越落後。團結香港基金早前的研究，指出了房屋供應的數大問題，包括"熟地"供應不足、房屋落成量低、居住質素低下。過去8年公私營房屋的累積短缺，相當於1.6個太古城及13.5個彩虹邨。黃偉綸局長上星期指出了一個嚴酷的現實，就是根據現行程序，由"生地"變成"熟地"一般需時最少6年。我一直十分關注政府平整土地的年度數字。在2003年至2007年4個年度，政府每年平整的土地大概有90多公頃，但在2008年至2020年的13個年頭，平均每年只有18公頃供應，僅僅只及先前的兩成。我們現時面對的土地問題恐怕已經不是"十個茶壺九個蓋"，而是"十個茶壺七個蓋"。面對嚴峻的土地短缺問題，政府應該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不拘一格，多手段、多渠道、全方位地加快滿足土地需求。我整體上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的議案，但想具體就議案的內容提出一點保留及作出一個補充。我有所保留的是，雖然土地嚴重短缺，但我們要避免"盲搶地"。議案建議研究把粉嶺高爾夫球場搬遷，我對這一點有強烈的保留。代理主席，粉嶺高爾夫球場是香港高爾夫球代表隊的主要訓練場地，歷史悠久，場內有多座值得保留的古蹟，包括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的行政長官別墅。重置球場的建議一經落實，將會令周邊地區所需的綠色空間變為不可能。我們要求令球場的營運者合乎社會的整體要求，而非隨意改變球場選址。隨意搬遷球場，我相信將會得不償失。我想強調，社會不應以犧牲其他政策範疇的需要，作為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而是應該開發土地、增加容量，這樣才可以治標治本。因此，我想就黃國健議員的議案補充一項建議，就是我們仍需與內地商議，研究向內地鄰近地區租借大面積的土地，或透過填海建立"飛地"，為增加香港土地供應提供更多選擇。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事實上，土地並不是商品，而是人民生存的必需品，亦是這個城市發展的必要要素。居住、社區活動、商業發展均離不開土地，而土地供應影響巨大，政府不可放任任何囤積土地的行為。放任等於鼓勵，政府不規範便是鼓勵部分人囤積土地。根據一些媒體報道，數大地產發展商所持有的農地儲備近億平方呎，如從他們所持有、所囤積的土地中拿出一些以供發展，已可協助香港解決很多房屋問題。政府一定要正視土地囤積的問題，所以工聯會提出設置土地閒置稅，增加財團囤地的成本，減低財團囤地的意欲，增加政府收回土地的籌碼，亦要建立充裕的土地儲備，令政府可以牢牢地掌控城市發展的走向和步伐。

但是，代理主席，這是原則問題，我們必須提出香港社會不應容許因土地囤積而阻礙香港土地供應和房屋發展。作為服務基層的工會，我們有責任提出。

如果有人說設置土地閒置稅並不能解決土地囤積的問題，那請他們告訴我們有何方法。

我相信有些事實是不能迴避的，亦一定要處理，否則，香港土地供應不足、房屋短缺的問題只會一直纏繞下去。事實上，很多地方也有開徵土地閒置稅，我們隨便進行一些普通、簡單的研究便會發現，我們的國家、中國台灣、南韓、菲律賓、巴西、哥倫比亞均有設置土地閒置稅。香港則只設建築規約限期，即買地後有建築規約限期，但這與處理土地空置及囤積土地是兩回事，所以不要偷換概念，政府直至今時今日仍沒有正面處理土地囤積的問題。

土地及房屋昂貴的根源是土地供應不足，土地房屋已成為資本壟斷，也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嚴重的根源，為何這個議會的議員仍建議推出一些措施來加劇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呢？大家不是應該為民生着想嗎？

政府一定要拿出魄力和勇氣，改善政府現時這麼僵化的制度，增加土地供應，回應那些在社會、制度裏長期存在的問題，敢於挑戰既得利益者。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今天兩項議員議案都頗有意思，而且更像是特首選舉前的辯論議題。關於"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我相信由此刻直至明年3月，也會是主流媒體及議會的議題。很多議員剛才提到，香港的土地供應及房屋問題並非一朝一夕，亦非現在才作討論，我們在本屆任期也至少討論了兩三年，尤其是在所謂的土地大辯論。

我不同意這項議案。事實上，我不知道大家有何看法。

時至2021年，如果我們仍然用二三十年前的發展觀看待土地和房屋供應的話，恕我直言，真的是太落後了。

第二，關於郊野公園，大家現在可能會覺得香港有很多綠化帶和郊野公園。

香港的郊野公園並非單純是大自然，而是香港特色的一部分。世界上哪有地方是可以在一小時內由城市走到郊野的呢？《郊野公園條例》並非單純保護本港的大自然，而是在香港過去發展的城邦格局之下，區分香港與中國大陸。

我不贊成開發郊野公園，亦不贊成檢討《保護海港條例》。至於關乎高爾夫球場的建議，我覺得尚有很多選項可供探討，所以該建議落入我剛才就郊野公園作出的探討。最後，有關《收回土地條例》的建議其實是有問題的，它所關乎的公共資源並非肉眼所能看見。恆常引用《收回土地條例》的話，會破壞一個我們珍惜但看不見的香港傳統，就是對私有產權的保障。然而，偏偏香港的私有產權保障並不完整。就此，我的建議十分簡單，我認為可作討論，但在座各位也知道改動空間不多，只能檢討當中的收地和賠償程序，以減省行政成本。

政府沒有盡責領導群眾，並向市民解釋，反而向較為兇惡的人叩頭。我強烈譴責政府持雙重標準，所以我今天不會投票支持議案。

謝偉銓議員提及開發綠化地帶和已荒廢農地，又建議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這些都是有助加快土地供應和規劃程序。盧偉國議員建議逐步開放沙頭角墟的禁區，加快重建老舊的公共屋邨，這個也是工聯會的要求。何俊賢議員則關注受影響的漁農業和棕地作業者的補償和搬遷安排，建議檢討過時的土地規管法例，以及修訂《新界條例》處理祖堂地的問題，這些工聯會都認為是可取的。何君堯議員的修訂則要求改善恩恤補償安排和簡化程序，並重新引入類似過去推出的土地債券。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先優化之前的做法，才可以採用這個辦法。但是，他的提議也有可取之處，所以我們對他的修訂也是支持的。大致上，工聯會認同修正案的新增建議，但我留意到謝偉銓議員和盧偉國議員刪減了土地閒置稅的建議，也刪去了我原來要求在賣地條款中加入發展商須承擔保育責任的建議。我想重申，土地閒置稅針對的是囤積土地不發展的地主或發展商，他們無視土地短缺，只以自己的利益為先，丟空土地，浪費資源，故此作為批地的政府就此額外徵稅，可說是合情合理。有議員可能說這只是一個姿態，執行上會有困難，這一點我是同意的，但問題是我們不能夠因為這樣便提也不提。事實上，由內地到海外有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有土地閒置稅，證明這項建議有其可行的地方，而且當香港已經連續11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時，我們何不考慮所有措施，以加快土地供應，而要忍受有地產商囤積土地，我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同樣地，在當下保育和發展需要平衡的時代，連發展商賣樓都以田園風光、環保生態做賣點，所以在賣地條款加入保育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而且不會影響現有的程序。基於以上的理由，恕我無法認同這兩位議員的修正案，工聯會不支持謝偉銓議員和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主席，雖然有不同的議員對個別建議有不同的見解，但綜合而言，議會對開拓土地的共識是高度的，現在只欠政府坐言起行，大力開發土地。我希望這項議案能夠為政府增加覓地的決心和力量，突破困局，解決長年累月困擾香港發展的土地問題。在這裏，我還要藉此機會感謝今天積極發言討論的各位議員。雖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都是各抒己見，希望政府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並考慮落實今天提出的各項意見。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細心聆聽並感謝各位議員提出的意見。就推展運輸基建先行、葵青貨櫃碼頭搬遷及公營房屋發展方面，請容許我就大家提出的意見作數點回應及補充。在基建先行方面，以北環線主線為例來解釋基建先行及創造容量的規劃方式。北環線主線對於釋放沿線土地未能充分利用的發展潛力至關重要。除了錦上路和凹頭站附近的一些中低密度的現有或已規劃的住宅發展外，沿線的其他地區尚待發展。北環線的落實可為有關地區創造更多發展機遇，令該區一帶的土地用途更為高效，從而實現本屆政府提倡基建先行及創造容量的規劃方式，而此規劃方式在沒有北環線的情景下是無法實現。運輸能力的提高不僅有利於規劃中的主要政府項目，還能鼓勵發展商提前推展其發展計劃，以及造就更多房屋單位的供應。至於規劃所需要的時間方面，詳細規劃及設計階段一般需要2至3年，當中涉及一連串工作，包括諮詢公眾及持份者並處理有關的意見、進行可行性研究、工地勘察、項目設計、把鐵路計劃刊憲及處理反對意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爭取鐵路計劃的相關授權，以及擬備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相關協議等。我們明白議員對時間需要方面的關注，我們會盡可能在可行的情況下壓縮工作，以期加快基建施工。對於搬遷葵青貨櫃碼頭方面的意見，港口對香港經濟發展非常重要，是貿易及物流業的重要一環。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佔本地生產總值約五分之一和就業人口的17.5%。儘管近年區內其他港口快速發展而為香港港口業務帶來挑戰，但香港一直保持其世界十大港口的地位，2020年吞吐量達1,800萬個標準箱。而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目前香港港口運作良好，我們會繼續透過強化現有港口設施，提升港口競爭力。港口的運作有其獨特性，在現址運作不單有利於配套設施的相互協作，亦與周邊後勤用地的發展有協同效應。我們會繼續監察香港港口業的發展，包括貨物吞吐量的變化，以確保能夠適時提供所需的港口設施及與港口相關的基建設施，支援港口發展。房屋是重要的民生問題，亦是現屆政府決心解決的重大問題。政府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以及《長遠房屋策略2020年周年進度報告》裏公布，經過多年的努力，政府已覓得330公頃的土地，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滿足未來10年，即是2021-2022年度至2030-2031年度，大約301,000個單位的公營房屋的需求。至於檢討《長遠房屋策略》的意見，《長策》是一個逐年延展的10年總房屋需求的推算，是用客觀的數據來推算未來房屋的需求，是客觀而科學的方法。房屋的供應不足是現在社會十分關注的議題，而增加整體房屋用地的供應是解決房屋供應問題的最根本的方法。除覓地建屋之外，政府各部門亦全力推動工作及加強內部協調，務求依時完成所需的程序，並且致力在可行的情況之下，加快發展流程。近年，香港房屋委員會亦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包括房委會將會重建轄下4幢工廠大廈，用作房屋用途，其中3幢，如成功規劃，可於2031年提供大約4,200個單位。第二是重建石籬中轉屋，作為公營房屋的發展，已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批准，放寬用地規劃的限制，預計可於2028年提供大約1,600個單位。有關重建公共屋邨的建議，房委會一直按其"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的優化政策"下的4個基本原則，即樓宇的結構狀況、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適的遷置資源，以及原址重建的潛力，就實際情況謹慎考慮是否重建個別公共屋邨。重建公共屋邨長遠而言或可增加公共租住房屋供應，但重建需時甚久，並往往要在重建項目的較後期才能提供額外單位；而短期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量則會減少，原因是需要動用大量本來可編配予有迫切住屋需要家庭的公屋單位，用作安置受重建影響的公屋居民。有關安排不但即時減少公屋供應，亦無可避免地延長等待"上樓"家庭的輪候時間。因此，重建公共屋邨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只能擔當輔助的角色。房委會在今年5月24日，公布有關重建轄下工廠大廈為住宅用途的可行性研究結果，以及清拆4幢工廠大廈的安排。四幢擬清拆的工廠大廈大約有2,100個受影響的租戶，為了加快重建的步伐，會在改劃用地的期間，同時清空4個工廠大廈的租戶，然後拆卸建築物，以期縮短重建時間，提早供應公營房屋單位，滿足需求。政府在積極覓地和造地方面當然希望可以改善市民的居住質素，包括環境及空間，但我們明白我們要善用公共資源，因此我們需要將有限的公營房屋的資源，提供給需要盡快編配"上樓"的人士。至於"劏房"租務管制方面，我們的目標是在本立法年度內提交條例草案。至於過渡性房屋方面，我們有信心在今年上半年，找到15,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用地。主席，我細心聆聽了議員的一些意見，亦感謝各位議員就"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方面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運輸及房屋局會就今天各位議員提供的建議進行仔細研究，並會繼續配合發展局的相關政策，釋放土地發展潛力。

主席，我感謝黃國健議員提出原議案，以及4位議員提出了修正案，亦感謝今天多位議員給予寶貴的意見。不同議員對個別建議看法未必相同，但今天我見到一個共通的地方，便是希望政府可以持續、努力、加快開拓土地和供應房屋，這是所有發言議員對我們一個清楚的期望。這亦是我們目前努力的方向。接下來我會就大家發言的數個方面作一些扼要的回應，亦讓大家知道目前的進展。

有議員說，填海的努力是否需要20年、30年才看到結果？

目前，中部水域人工島推展的規劃，如果順利、每一步也做得好的話，2034年可以有第一批人進去居住，即現時起計13年，並不是短的時間。

再接下來，中部水域人工島及新界北發展就會是我們主要提供房屋供應的地方，亦是支援我們經濟活動的地方。所以說，這些"遠水"不久將來會變成"中間的水"，接着便會變成"近水"。而這亦是我們所需要的，因為是面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我們所需要的。填海方面，我們亦有經驗驗證可以是快的。東涌東填海工程的情況，我們由2017年12月31日開始填海，至2020年3月我們把第一幅土地交予香港房屋委員會，便是可建屋的土地，只需27個月，相對如要收回比如說陸上的土地，由於要處理很多補償安置的情況，有時27個月都未能完成。所以填海我們的而且確有經驗，在時間或成本上是更加可控的。第二點我想談的是收回土地。先提供一些數據讓大家知道，在過往兩年，即2019年至2021年，我們平均一年收回45公頃土地。對比之前的5年，即2019年之前的5年，我們每年只收回4公頃的土地，如果我們看未來的5年，即2021年至2026年，我們看得到平均每年可收回100公頃的土地。所以看收回土地方面的力量，其實是有相當之大的增加。談到收回土地，還要多說一兩點，當然我們是建基於公共利益的，即不會隨隨便便收回的，因這些土地是私人財產，我們會尊重私有產權。但在目前的法規之下，如果有公共目的，我們是可以去收回的。議員亦提到補償機制，我在這裏很簡單說，因為我之前亦已經談過。目前的補償機制，譬如說甲、乙、丙、丁4類的補償機制，其實是一個特惠或非法定的補償機制。它給予業權人在法定機制以外的一個選擇。我們的經驗是，特惠補償目前的情況，如果業權人不要特惠補償，而選擇法定補償，其實我們特惠補償往往賠出的金額是較法定補償高的。而因為牽涉公帑，我們不會輕易就着安排作出改變。

其實在民政事務局方面，我知道跟鄉議局也有商討，就祖堂的管治，如何可以令到一些決策更容易做到。我相信討論是持續中，今天我沒有進一步的資料可以透露。棕地方面，我非常同意陸頌雄議員指我們不能只靠棕地。如果你看棕地，我們目前的境況和我們會做甚麼呢？香港約有1,500公頃棕地，當中超過一半，超過800公頃棕地其實我們已經有規劃，會發展作其他的用途。我們最近亦再檢視了剩下來700多公頃的棕地，並再物色了12組的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一共可以建造3萬個單位。往前走，我們希望棕地的使用能夠更加有效率。

是不能夠的，這一直是政府一個很清楚的看法。因為棕地作業，無論是一些露天倉儲或支援物流，是我們經濟鏈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這是為何我們說需要一個多管齊下的策略，而不是把所有棕地都取締，事實上政府不是這樣看，亦絕對不會這樣做。邊境地區的發展，不少議員均有提及。其實未來邊境地區的發展是非常蓬勃的。我們會就新界北發展到立法會，我知道本月稍後會去工務小組，就是新界北合共3個部分的發展，希望大家支持我們可以開展研究。我們會看看如何可以再做快一點。

有議員亦提到沙頭角的情況，我在這裏簡單說，我早前在立法會亦曾說過。由於沙頭角邊境禁區內，特別是中英街的安排，它有其本身歷史的原因，它的保安和走私風險是高的，因此任何進一步發展這個地方，特別是在旅遊方面能否配合內地方面而有所發展，首要的考慮就是如何克服保安和走私風險所帶來的挑戰。最後，我想談談加快程序方面。馬逢國議員說，如果是一幅"生地"，這是我上星期說的，目前來說"生地"變成"熟地"要6年時間，我亦有說其實6年已經是從本來的——如果你看新發展區——從本來的9年至11年壓縮下來。但6年亦是很長時間，這個我非常同意。因此在去年，在行政長官的支持之下，發展局成立了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我們的工作簡單來說有數方面，一，就是議員提到的，如果有些工作是幾個部門也有份參與，但其實由一個部門作主導，基本上這件事由一個部門決定就可以了，其他部門無需重複審批。如果程序能夠進一步簡化，即如果有些審批程序其實沒有也可以的，我們會簡化。

我之前也說過，研究的涵蓋面是大的，可能未來幾個月，在現屆立法會，我們未能提出具體建議，但我們盼望，下年我們可以有具體建議提交立法會作一個交代，以及看看哪些可以先推展。不過這裏我亦必須要說，目前的條例，如果存在，它亦是有些東西在守護着，希望大家理解。譬如說，需要多少次諮詢，其實背後有其理念，如果說不要3次諮詢，2次或1次就可以，那其實中間有一個取捨、有一個抉擇。盼望整個社會、立法會屆時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我曾經說過一個例子，如果現在我們申請工程撥款，通常是城規會通過了，才會來到立法會。有沒有空間，當我們對規劃有一定信心，我們大概知道要做某些前期工程，可以先來立法會申請撥款，當規劃過了就可以做。這些其實我們都希望和議員可以進一步探討。

目前我們已經在幫助50多個項目，牽涉4萬多個單位。我盼望在這方面，如果有具體成績，很快大家會看得到。主席，如我在開場發言所說，目前政府正全力推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經過大量公眾諮詢後得出的8個選項，我們亦全力推動精簡管制、加快整個流程的工作。至於其他的土地供應選項，包括譬如說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好像我在開場發言所說，其實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也沒有說一定不做，它說的是當未來政府能夠騰出手來，當我們推動這8個應該優先處理的選項，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時候，適當時間可以再作考慮。主席，我在這裏再次感謝黃國健議員提出議案和其他議員提出的大量寶貴意見，我謹此發言。

我現在請謝偉銓議員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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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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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健議員，你還有1分35秒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土地房屋已成為本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大問題。在社會上及議會內，經常有人提出各種討論和主張。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重點，第一是全方位開發土地，第二是加快開發的規劃和流程，希望局長可以收到我們的信息。可是，我亦理解局長在其位置上，有時候是有心無力的。儘管下屆行政長官選舉在明年三四月才會舉行，但近日坊間、政圈以至各個圈子均已有各式各樣的議論。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林健鋒議員動議的"重建社會信心"議案。

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林健鋒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何君堯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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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就我今天提出的議案，相信同事必定會從不同切入點，提出很多真知灼見。我認為新冠疫情持續一年半，目前香港最需要的是重建社會信心，讓境內、境外都同意，香港是達到群體免疫水平的安全城市。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大規模接種疫苗、盡快提升疫苗接種率實在刻不容緩。為了讓香港回復正常、重啟經濟，我們必須取得這張入場券。抗疫是一場持久戰。雖然我們沒有水晶球預測疫情何時完結，但前車可鑒。台灣應對疫情，守了一年仍告"淪陷"，這反映出一旦有漏網之魚，疫情便會一發不可收拾。有人質疑，當地疫情大爆發與官員過分自以為是，無視變種病毒的毒性及傳播力更強有關。病毒無眼，香港至今已應對4波疫情，至於第五波疫情會否來臨，這視乎我們應對變種病毒有否做足本分。為了"防患於未然"，特首早前展開"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目前，"打好疫苗戰"是頭等大事，而未來3個月的成敗，將會直接影響香港重啟經濟的速度。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展開超過100天，但全港16歲或以上人士的疫苗接種率卻只有兩成多，遠低於內地及歐美等經濟體系。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既然香港有足夠疫苗供應，為何會"有針無人打"？我認為當中涉及很多因素，其中一個是政府在上一階段解說不足，導致很多負面、不正確的信息出現，令不少市民選擇觀望一段時間再作決定。如果市民一直採取觀望態度，錯過黃金時機，屆時"無得打"或不能選擇接種哪種疫苗，真的"喊都無謂"。

首先是疫苗安全性方面。

其次，當全世界都爭相採購疫苗時，特區政府已採購足夠疫苗供全港市民接種，但有足夠疫苗卻沒有人接種，造成浪費，這對疫情大爆發的地方來說又是否公平？說到底，市民對接種疫苗仍然猶豫，或多或少是信心問題。要解決信心問題並無捷徑，不會今天沒有信心，明天突然重拾信心。因此，"打好疫苗戰"，人人有責，大家都需要於各自範疇緊守崗位。政府和商界近日都想盡辦法，希望軟硬兼施，齊齊"谷針"。我要再次感謝特首推動全城接種疫苗運動，並起帶頭作用，提供疫苗假期予公務員，公營機構、私人企業其後亦紛紛響應跟隨。商界亦有很多有心人，響應政府呼籲，想盡辦法鼓勵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其中，香港總商會的抽獎活動，將送出最少2,000萬元的獎品，包括500張港鐵全年車票、國泰商務機票、酒店住宿等。誠然，商界不遺餘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目標只有一個，便是合力提升疫苗接種率，令內地和世界各地都有信心與香港開啟免檢疫通關這道大門。

展望未來，香港經濟要真正復蘇，首先要恢復香港和內地人員往來；而恢復通關的先決條件，便是香港是一個安全城市，沒有源頭不明的個案。為了讓香港成為安全城市，我認為政府要按部就班，除了繼續實施"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政策外，還要築起群體免疫屏障，一天都不能夠鬆懈。我相信大幅提升疫苗接種率，加上香港和內地疫情持續穩定，恢復免檢疫通關是指日可待。至於我們如何與內地達致免檢疫通關，我認為可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大灣區商務氣泡。經貿人士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之後——當然要做足所有檢測——便可以乘專車往返指定城市，其間不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初期配額建議每星期1,000個。如果一切順利推行，下一階段便是點對點旅遊，最後便是大灣區旅遊氣泡。當疫情受控，政府緊接要做的是重振經濟，抓緊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以及國家"十四五"規劃給香港的定位和角色。我建議政府成立由政府官員和商界、學者組成的"振興經濟委員會"，集合官、商、民的力量，為疫後經濟復蘇制訂行動綱領，包括制訂具體時間表和指標。同時，落實"大灣區商務氣泡"，有助打通與內地人員往來，是香港確立安全城市形象的重要一步。主席，重振經濟的工作，要與重建市民對政府的施政信心同步進行。事實上，中央一直很關心香港，兩度出手為香港排難解憂，令香港回復政治穩定：第一，訂立《香港國安法》能夠即時發揮定海神針的作用，令香港社會回復穩定；第二，制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亦令反中亂港者出局。凡此種種，皆能強化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理順政治秩序，讓各界可以集中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等問題。我認為要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政府問責官員需要"貼地"，繼續聽取工商界的聲音，與廣大市民保持良性互動。

過去一段時間，部分官員存有心魔，時常擔心被指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令決策行事"綁手綁腳"，甚至寧願"翹埋雙手"，甚麼都不做。我認為政府官員切勿畫地為牢。

近日全城"谷針"便是最佳例子，由商界主導、政府配合，兩者"拍住上"達致一定的成果。此外，官員亦要善用社交平台，了解各界，尤其是青年人的心聲，設法達成"三多"的目標，即"多聽"、"多接觸"和"多交換意見"。對於政府現時處理青年"三業三政"的工作，即關注青年人的學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由於相關工作散落於不同部門，側重點各有不同，我建議設立"青年發展統籌處"，一站式處理"三業三政"的工作，並制訂服務承諾指標，即在指定限期內，用青年人的語言作出回應，真正做到急青年所急。主席，為了振興香港經濟，我們必須目標一致，同心協力解決當前疫情的問題。

主席，首先感謝林健鋒議員提出原議案，相信大家都十分認同，特區政府必須制訂可行的政策措施，以振興經濟、改善民生，並與社會各界良性互動，從而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主席，作為本港工商專業界的政團，經民聯對於振興經濟這個議題非常關注。2020年10月15日，我與林健鋒議員聯名致函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於工商事務委員會下成立振興香港經濟小組委員會，以全面檢討及研究振興香港經濟的政策。當時，我們強調，本港面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和經濟衰退的雙重夾擊，社會各界須切實應對我們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特區政府一方面要為各界提供適切援助，"撐企業，保就業"，並支援失業人士；另一方面，更需要為"後疫情時代"復蘇經濟積極部署，必須多管齊下支援工商專業界，提升競爭力及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把握區域合作機遇。香港亦需要盡早研究和部署實現在國內國際市場"雙接軌"，積極把握國家經濟"雙循環"的機遇，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隨後，經過內務委員會的討論和同意，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在12月22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經過與政府當局半年多的開會討論，大家對於促進本地經濟復蘇，配合CEPA的修訂以推廣香港專業服務，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以推動本地經濟，以及推動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等議題，有相當詳細的探討。因此，我贊成由特區政府成立振興經濟委員會，為疫後經濟復蘇制訂行動綱領和各項配套政策措施。主席，顯而易見，即使有振興經濟的可行方案，若要各項政策措施取得成效，大前提是政府當局可以成功控制本地疫情。因此，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與社會各界攜手，盡快提高疫苗接種率。社會上對此有不少奇談怪論，不認同甚至質疑所謂"谷針"的舉措。但是，無論是世界衞生組織的呼籲，以至世界各地所採取的措施，都顯示提高疫苗接種率至特定水平是建立群體免疫的必要之舉。

對於不實以至虛假的信息要及時闢謠，並與工商及專業界加強溝通協作，盡可能為市民接種疫苗提供各種便利和鼓勵的措施。此外，當局亦應訂立清晰的接種目標，推動全城接種。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提到"加強十八區民政事務專員管理地區的權力，令他們可以快速反應，急民之所急"，我表示認同。

主席，林健鋒議員議案的首項建議便是針對經濟復蘇，可見其重要性；而要讓香港再出發，振興經濟，對社會回復信心，我認為廣泛市民接種疫苗是關鍵之一。疫情早日"清零"才有望通關，能通關代表人流、物流暢通交流，人們的生活和經濟活動亦回復正常，這正正是我們和大家所期望的。由於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往來長時間受到疫情阻礙，政府應盡早與內地政府商討，爭取容許已經接種新冠疫苗，並證明已產生病毒抗體的香港居民，前往內地可以豁免隔離檢疫，藉此恢復正常跨境往來。因此，在上星期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我問及香港特區政府提出通關方案時，特首的回應亦認為，香港"清零"局面越趨穩定便越有條件通關，但不論是與內地或與海外的免檢疫往來，接種疫苗是必要條件。雖然現時疫情似乎有所回穩，但最近又出現源頭不明的英國變種病毒。最近，不少工商企業和公營機構，以至政府都以不同方式向市民提供接種疫苗誘因。除了疫苗假期外，亦有送樓、大額簽帳額、現金抽獎及全年免費港鐵車票等，目的是鼓勵市民加快接種疫苗。無論是甚麼方式，只要有助市民在了解自身體質並在合適的情況下盡快接種疫苗，我都是同意和支持的。除此以外，要重建社會信心，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亦非常重要，故此政府仍須在各方面做好宣傳和溝通工作，以取得廣大市民的支持。在制訂政策時，要與民意代表加強聯繫，在宣傳策略上亦應該有新思維，好好利用新媒體進行宣傳，針對假新聞和錯誤信息對政府所作攻擊，進行更仔細的宣傳策略，避免不正確信息不斷令市民大眾對政府產生更多誤解。常言青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他們的發展如何，香港的將來也必然如何，所以議案第三項亦提出青年"三業三政"的事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的發言是全力支持林健鋒議員的原議案，以及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黑暴"和疫情重創香港經濟，影響市民生計，林健鋒議員此刻提出促進政府振興經濟、改善民生，是十分合適的，符合社會利益和市民的期望。我重點談談原議案的第二項建議。我認為政府在施政過程中應該聆聽和掌握市民的意見，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但他們仍然四出考察、探訪市民，就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到了青海考察。在香港，官員落區已經成為新鮮事，政府在制訂或推行政策的時候，似乎只重視專家的意見，完全忽略市民的感受和聲音。例如第三波疫情爆發的時候，專家認為堂食風險高，政府便下令食肆全日禁堂食，結果令大批"打工仔"冒着風雨在路邊用餐，狼狽不堪。又例如第四波疫情爆發的時候，專家說一句食肆內鮮風量不足，政府便下令全港食肆在1個多月之內加裝所有換風機，令食肆東主手忙腳亂。相反，市民在疫情之下面臨甚麼困難？

政府似乎從未過問，結果政府施政屢屢碰壁，困難重重，很多政策措施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反而招致民怨，這就是政府不解民意換來的結果。因此，要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我認為政府不能終日坐在冷氣房間內閉門造車，而是必須雙腳貼地，用心聆聽民意，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我相信只有這樣，政府的施政才能夠得到市民的支持。代理主席，除了掌握民意之外，我認為高質素的宣傳同樣重要。過去社會對政府失去信心，很大程度是因為政府的宣傳手法拙劣，再加上反對派的惡意抹黑，最終令到明明是惠及社會民生的政策，也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又如利人利己的疫苗接種計劃因為宣傳效果欠佳，無法釋除市民的疑慮，導致疫苗接種率偏低，出現了有些地方想接種卻沒有疫苗，香港有疫苗卻沒有人接種的世界奇景。因此，要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我認為政府一定要優化宣傳工作，讓市民能夠正確了解政府的政策，分清是非黑白。最後，我想說的是，要振興經濟、改善民生、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首要工作是要控制好疫情。

因此，我希望政府全力以赴，爭取早日把病疫"清零"。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本港社會現正進入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當前疫情仍然揮之不去，經濟民生陷入困境。我非常感謝林健鋒議員適時提出"重建社會信心"議案，讓大家可以各抒己見。環球經濟疲弱，現時香港經濟活動稍見復蘇。根據政府公布的各項數字，GDP及失業率已有所改善。然而，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雖然首季經濟表現不俗，但現時本港整體疫苗接種率低，或會拖慢重啟經濟的步伐。若要加快經濟活動復蘇的步伐，疫情受控是與其他地方通關和往返、持續帶動商貿活動投資的關鍵。因此，政府應爭取與更多內地和國際市場達成"商務氣泡"或"旅遊氣泡"的通關安排，以便恢復人流，刺激經濟。當然，要實行上述兩個"氣泡"，首要條件也是兩地疫情受控。雖然近日香港只是錄得零星確診個案，但社會各界都不能掉以輕心。疫情由2019年爆發至今，已先後出現多種新的變種病毒株，而當社會的疫苗接種率偏低時，一旦有變種病毒就會急速擴散，甚或出現社區傳播，引發新一波疫情。最近政府展開"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社會各界紛紛響應，商界更加身體力行，推出各種獎品、優惠計劃，鼓勵市民盡快接種疫苗。然而，社會有部分人對疫苗存在疑慮，主要可能是由於自身有疾病，或是對接種疫苗可能帶來的副作用感到恐懼。這不禁令我想起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句說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疫苗接種率關乎未來抗疫成功與否。如任由社會上蔓延各種羅斯福總統所指的"難以定名、毫無緣由、不合理的恐懼"，勢必會令我們這段時間的努力白白浪費。對抗疫情是一場持久戰，也是一種新常態，所以我們需要探討和檢視現時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便及時作出調整。我希望特區政府與業界審時度勢，關注、洞察並及早應對"後疫情時代"國際產業分工和供應鏈體系的重構與演化，因時制宜地推進再工業化，一方面保障本土經濟安全和維護民生，另一方面亦為國家未來的發展發揮特殊的作用。代理主席，我們需要重建的不僅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心，而且也包括本港商界和外來投資者對香港經濟及市場的信心。我們必須盡快讓社會重回正軌，讓市民重拾希望。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林健鋒議員的原議案和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自回歸以來，反對派為了奪得政治本錢，長期攻擊政府施政，將德政扭曲抹黑，將缺失放大。可惜政府一直未能掌握如何應付這種攻擊手法，令市民對政府的信心跌至谷底。在中央出手下，香港終於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很多謝林健鋒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完全認同。政府現時首要的工作是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今天，多位議員提出不少真知灼見，大部分我都同意，我不再重複了。我只想集中談談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原議案中有一項建議，便是要求官員在制訂重大政策過程時要加強與各持份者溝通，並廣泛收集民意。我認同有關建議，但我相信這樣做也未必足夠。我認為官員作出決策時應打破傳統，引入全新思維，重大政策由醞釀至拍板，既要保密，也要做到各個階段都能夠吸納民意，以減少決策出錯的機會，長遠達致良政善治的地步。現時，政府在制訂政策前會諮詢持份者、議員及市民的意見，甚至會按實際需要，進行大型公眾諮詢，這個做法很好。不過，政府其後在研究政策及正式拍板時，會以保密原因關上溝通大門，不會透露任何詳情和細節，也不會再跟外界商討，外界完全不知政府的想法，不知道基於甚麼原因而作出選擇。官員往往在作出決定後才跟議員商討，表面上是尊重議員，但由於政策已經完成，我覺得是通知議員而非諮詢議員。官員以保密方式制訂政策，是過去精英主義的傳統做法，主要是避免受外界影響、避免引發社會矛盾或因泄密而引起利益衝突，希望可以獨立思考。如果官員所做決定是正確，當然無問題，但今時今日，社會複雜多變，官員即使有多聰明，也不可能每次都能掌握民情的變化。事實上，在政策醞釀的過程中，民情會有不同變化，因為歷時甚久，所以不可能百分百了解社會需要。假如官員做錯判斷，政策自然會失敗，社會難免出現怨氣。政府要做到良政善治，減少施政失誤，便應認真思考，究竟要閉門獨自研究及拍板，還是盡量吸納社會意見，以真正滿足社會需要呢？過去，我曾多次指出，官員和議員應該是很好的合作夥伴，官員的責任是管理資源，更要兼顧各方利益，亦傾向不想犯錯，所以大多採取保守態度，亦未必能了解社會變化；而議員有廣闊的人際及社會網絡，知道民間需要，亦勇於創新，正好補足官員的不足。因此，官員應該有新思維，由政策的擬定到具體落實，每個階段都應跟議員商討，確保不會閉門造車。這些道理好像是老生常談，但目前施政就是斷了這些銜接位，希望政府認真研究。當然，到了最後階段，仍然應該由官員作出獨立判斷，而官員就好像評判一樣，在充分了解各個問題後，為社會選擇最合適的政策。這建議的好處是制訂政策時，議員能夠全程參與，政府可以充分掌握民情，定出緩急先後、均衡利益分配，將資源用於解決市民的痛點，我相信這是實現良政善治的方法。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林健鋒議員提出的"重拾社會信心"議案，以及支持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代理主席，在完成通過《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這兩項重大任務後，我們制度的硬件基本上已經大大改善。現時，大家要檢視的是軟件問題。國家用了那麼大的力度，為香港開山劈石、披荊斬棘，我認為有兩項成功指標：第一，確保國家安全；第二，確保優質管治。關於這兩方面，最重要的都是執行。確保國家安全，是為了"保穩定、防搗亂、重在執法"。執法涉及3個部門，包括警隊、律政司和法庭。

法治是真正令香港由亂到治，而我們看到今天的執法及司法效率的確已有改善。我希望這些方面都可以重拾正軌，讓市民看到犯法的人會得到應有懲處。第二，是優質管治。完善選舉制度是為了避免選舉制度在候選人之間產生的某種競爭於社會上引致的爛和鬥，"打爛"社會、撕裂人心。成功的指標，就是日後可否吸納不同人才參與管治班子。

我們必須跳出傳統框架和視野，令社會對完善的選舉制度和人才組合眼前一亮。香港一直以來奉行"小政府，大市場"，這點可在是次抗疫中充分體現到。大家看到無論政府如何聲撕力竭地叫市民進行檢測和接種疫苗，效果都不及商界發揮的生命力和市場的動力。商界舉辦多項抽獎，種種方式吸引了很多市民對事情產生興趣，而且沒有提出太多奇怪的質疑。

如果我們要求政府達到內地政府的高執行率，我相信好一陣子也做不到。但是，我們可發揮"小政府，大市場"的優勢，這次的抗疫經驗或許是第一步。政府可以鼓勵商界和市場，我認為市民是接受的，可能這是香港的文化，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我希望我們這次能夠好好發揮市場的力量，令香港發揮"一國兩制"的優點。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林健鋒議員提出"重建社會信心"議案。由於時間所限，我只會集中談談振興經濟這個部分。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導，過去10年，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92%。香港四大經濟支柱產業包括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以及旅遊業，在2019年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一半。雖然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高，但能提供大量低技術職位。2019冠狀病毒病困擾香港接近一年半，疫情全球大流行，而且反覆多變，不知道何時完結，也有可能不會完全消失，各國都要尋求方法與病毒共存，適應新常態。疫情蔓延至今已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尤其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不少企業要裁員、減薪，甚至倒閉。受影響的僱主及僱員，難免對前景失去信心。有見於此，立法會在去年年底成立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在大家忙於抗擊疫情之際，就如何振興香港經濟作出多方面的討論，希望為經濟復蘇做好準備。但是，再討論不如行動，我同意林健鋒議員的建議，政府應該成立振興經濟委員會，為疫後經濟復蘇制訂行動綱領。我認為行動網領需考慮兩方面的問題：第一，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內地是去年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而大灣區是內地經濟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之一，得到國家不少政策的支持。隨着大灣區發展，香港可利用多年來積累的服務業經驗，協助大灣區相關行業發展。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一直享有優勢，可以繼續做好集資、互聯互通的角色，又可發展保險售後服務等業務，貢獻所長，相得益彰。在旅遊業方面，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在年初公布了《粤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為大灣區的整體文化和旅遊發展提供指導性方向，有利粵港澳三地合作，吸引更多海外及內地其他省市的旅客以"一程多站"的方式到港及以上兩個地方訪問和旅遊，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國際旅遊、航空樞紐"的地位。第二，繼續在發展創新科技方面投入資源。近年政府十分重視創科發展，每年投入資金數以百億元，開始營造出創科的氛圍，能吸引相關企業及人才。

近日，香港批出首個"原授專利制度"下的標準專利項目，為知識產權保護提供更方便、直接、省時的途徑，為科研成果提供更佳保護。我希望更多科研成果能夠商品化，有效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解決日常疑難。只要善用高新科技，香港一定可以在困局中找到振興經濟的出路。

近日通過的《2021年公職條例草案》及《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在確保"愛國者治港"後，將為香港的長遠繁榮穩定奠下更穩固的基石。既然社會已經重回正軌，自由黨希望本屆特區政府能夠把握時機，讓社會重拾對政府的信心。"黑暴"及新冠病毒疫情令香港經歷了兩年經濟低迷的黑暗日子，為了刺激經濟，自由黨歡迎政府接納建議向市民派發消費券。只要消費券是用於本地的消費，我們希望政府不要加設太多限制，並且盡快推出。除透過刺激消費來振興經濟外，自由黨更希望特區政府着力提升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令市民不愁生計。國家倡議"一帶一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啟動"十四五"規劃，均有助帶動區內物流服務的需求。為了抓緊機遇，鄰近的廣東省政府已經重點加強省內的樞紐港口的建設。反觀香港，仍然繼續"吃老本"，在欠缺新優勢下，香港的港口排名節節下跌到目前的第八位。政府一直強調，貿易物流是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但支援卻相當匱乏。以可供物流發展的土地長期不足一事為例，此問題多年來均未見改善。近年，政府為了紓緩社會對住屋的殷切需求，更是"盲搶地"，導致可供經濟發展的土地不斷減少。除了短期租約土地被收回作房屋發展外，以往曾因活化工廈計劃而被迫遷往新界棕地發展的不少物流倉儲業公司，亦再次面臨被迫遷的厄運。事實上，經過多年的發展，棕地已經成為支援港口及物流發展的重要土地資源，但現時卻一地難求。有些被迫遷的棕地作業者意興闌珊，唯有選擇退場，這無疑會窒礙物流業的長遠發展。政府在土地供應方面往往出爾反爾，令業界感到非常失望。除屯門西的10公頃土地外——但至今只推出了3.5公頃——屯門40區及46區共10公頃的土地將會與龍鼓灘一併重新再作研究。至於原本計劃在小蠔灣填海興建的物流園，有關用地現在改為用於興建房屋。此外，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人工島上蓋原本有三分之一土地計劃用作物流用地，但現在又會大幅削減相關面積。雖然政府在洪水橋預留了60公頃土地作物流用地，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完成平整，何時可以推出仍是未知之數，而新田/落馬洲的物流用地和文錦渡物流走廊仍然停留在研究階段。試問業界如何能有信心發展業務？以現時的步伐，香港又怎能在物流競賽的跑道上跟周邊快速發展的城市競爭？業界今天面對缺地缺人的困境，歸根結底是因為政府欠缺長遠規劃。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能夠成立一個像香港機場管理局般具決策及執行能力的法定機構，為香港的航運物流制訂長遠的發展藍圖，並根據藍圖按土地及人力需求作出規劃，以挽回業界的信心，促使香港的航運物流業能夠持續發展。代理主席，雖然本港第一季有不俗的經濟表現，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5.4%，但整體的經營環境仍然困難，中小企依然面對財政上的壓力。自由黨希望政府能夠延續早前推出的紓困措施，政府的收費繼續可免則免、可減則減，讓企業有喘息的空間。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感謝林健鋒議員今天提出"重建社會信心"的議案，亦感謝何君堯議員提出修正案。我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首先，原議案特別提到大家較為關心的如何振興經濟。

短期而言，我同意剛才很多同事在發言所提到，現時最重要的是接種疫苗，將疫苗接種率有效提升。

舉例而言，在剛剛過去的周末，天水圍出現了變種病毒確診個案。其實，當我們落區與市民溝通時，發現有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如他們在14天前已接種兩劑疫苗，便不需要進行強制檢測。

其實，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的宣傳是不能夠缺少的，政府可以加強向市民宣傳，讓大家知道接種疫苗可以帶來一些好處及附帶的情況。此外，在今天的原議案中，林健鋒議員亦提到青年發展。代理主席，我過去一直提及，如果要讓青年向上流，便要特別關心可以為他們提供甚麼形式的就業機會。過去我們都說香港的產業過於單一化，永遠只談金融及地產。最近我不斷提出，香港絕對有條件推行再工業化。我所說的是高新科技的再工業化，例如如何能夠生產最高端科技的製成品。

代理主席，最近，我走訪一些業界持份者，了解到食品加工業原來在香港是絕對有優勢的。

代理主席，5分鐘時間不太足夠，我只能夠說，食品加工業配以智能生產線絕對有可為。如果政府今天真的能夠採納林健鋒議員有關成立振興經濟委員會的建議，我認為再工業化的建議亦應包含在內，然後研究在這個新的智能工業推出後，如何給予青年人更多新的工作機會。這些並非舊式工廠的生產員工，而是一些新的技術員工，是有前途的。我認為，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多做些工夫，讓香港將來有新的發展。

代理主席，過去兩年，香港經歷"黑暴"及新冠病毒病肆虐，經濟直插谷底。《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後，社會大致穩定；而隨着疫情稍為緩和，經濟亦慢慢呈現V型反彈。大亂之後，市民期待出現大治，並且需要重建社會信心。隨着新冠病毒不停變種，預計會與人類並存一段長時間。為了應對這個新常態，我感謝林健鋒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思考香港未來的出路，努力追回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所蹉跎的歲月。首先，我贊成議案中"成立振興經濟委員會，為疫後經濟復蘇制訂行動綱領"的建議。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兼意大利央行行長維斯科今年4月指出，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威脅，其實在於各國接種新冠疫苗的進度不一。綜觀全球，為了鼓勵民眾打針，可謂奇謀盡出。例如美國俄亥俄州連續5星期每周提供100萬美元獎金用於抽獎，青少年可獲得州立大學的全額獎學金，連備受爭議的狩獵步槍也成為抽獎獎品。可見各國政府深明注射疫苗對重啟經濟的重要性，才會如此不惜工本。特區政府本身的鼓勵措施，暫時只停留在提供疫苗假期，公務員每接種一劑疫苗後可享一天假期，吸引力有限。不過，商界及不同組織明白到，注射疫苗是香港經濟重回正軌的唯一出路，所以積極響應上月底推出的"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

提振經濟同時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議案第二部分提到，在制訂政策前，要"廣泛收集民意"，這一點我絕對認同。因此，在上周的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我再次問特首會否恢復社區對話，目的是讓社會各階層人士可直接向政府表達意見。代理主席，重建信心不能朝夕達成，但多聆聽市民意見，多急市民所急，則永遠也不會走錯路。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同樣是為了改善民生這個目的，所以我會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法案已於上月底通過及生效，加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引領香港進入全新政治格局，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但由於新冠疫情仍未消退，香港經濟尚未復蘇，房屋問題、青年問題等深層次矛盾仍未解決，本會今天辯論有關"重建社會信心"議案是相當適時。對於林健鋒議員提出的3項建議，包括制訂經濟復蘇行動綱領、在制訂重大經濟及民生政策過程中廣納民意，以及積極處理青年人的"三業三政"問題，大方向我是認同的，但具體應怎樣做，社會上有不同意見。首先是有關成立振興經濟委員會。特區政府過去成立了多個大大小小的委員會，招攬來自不同範疇的人士，包括商界領袖、專業人士及專家學者作為成員，為香港經濟發展及其他議題出謀獻策。問題是政府最終採取了多少意見？是否有決心和能力執行？具體帶來了甚麼成效？很多市民都有疑問。其次是透過問責官員落區舉辦論壇、善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廣納民意，與民共議。特區政府過去做過不少，部分亦有成效，但也有不少情況，尤其是涉及土地、房屋發展的諮詢，花了不少時間，反反覆覆，但成效往往有欠理想，與民共議變成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更甚者，近年有不少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往往被一小撮人壟斷、騎劫，將反對聲音無限擴大，將不實資訊加速廣傳，將善意及建設性意見完全蓋過，廣納民意變成扭曲民意，令政府施政更加裹足不前。我並非反對政府做諮詢及聽民意，但必須採取合適及有效的方法，分辨理性或無理的意見。政府在審視意見後要做決定，盡快落實執行，避免因為有不同意見便"翹埋雙手"不作為。最後是有關青年人"三業三政"問題，"三業"是指學業、事業及置業，這些問題是否可以透過成立青年發展統籌處解決呢？"三政"方面，在過去數年，香港已有不少青年人非常踴躍議政、論政及參政，但結果怎樣？如何鼓勵他們以和平、理性、客觀和包容的態度論政？成立一個新部門是否最有效的方法呢？相對於原議案，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是值得支持的。他建議加強18區民政事務專員管理地區事務的權力，令其可以快速作出反應，急民所急，"地區事務、地區解決"。區議會作為地區諮詢組織的績效，近年出現不少問題，包括過分重視狹隘地區利益、會議日益冗長、低效，以及討論越趨泛政治化等。立法會選舉及議事制度已進行改革，區議會的相關制度亦有改進的必要，其中民政事務專員除了增加職權，同時亦要強化聽取及疏導地區民意的角色，包括協助推展一些有利地區、有利全港的發展計劃和項目，希望政府可以積極考慮。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林健鋒議員今天的原議案。香港現時面對的數個最重要問題，是解決疫情、我們今早討論的房屋問題，以及重建社會信心。因此，林健鋒議員的議案非常到題，集中討論發展香港經濟、改善民生、與市民多溝通，以及培育年青人等，我相信這些都是大方向，值得支持。重建社會信心應從哪裏開始呢？我認為要重建社會信心，首先要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這樣才可繼續在社會投入。

第一個原因是，政府開始透過不同平台進行更多宣傳，並多講解政府的政策，讓市民開始明白政府正在做甚麼。

關於過去的假新聞、假消息，我們要逐一向香港市民解釋，實情並非這樣。

徐局長早前協助重開聯誼會和麻將館，很多人都很開心，因為市民可以有工開，是幫助大家的政策。局長亦經常推出一些支援商界的措施，例如舉辦展覽會，鼓勵市民多外出走走，這些措施皆能幫助香港市民。然而，大前提是政府要令香港市民相信，特區政府真的是在幫助他們。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林健鋒議員的"重建社會信心"議案，以及何君堯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林健鋒議員在此時此刻提出"重建社會信心"議案真是及時，自去年實施《香港國安法》及今年立法會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的法例後，社會狀況越來越平穩。因此，大家都想社會有新出路，大家都要為香港做好事，為香港社會、經濟、民生做好事。

大家都知道，在疫情下振興經濟並不容易，因為起碼現時仍未通關，整個社會的經濟聯繫亦存有隔膜。因此，要改善香港經濟，相信這個委員會在疫情過後便會發揮作用，所以我非常支持林健鋒議員提出的行動綱領。

如果能夠落實這個概念，亦能讓地區行政主導的工作更符合現時社會的訴求，即在效率上有所提升。因此，對於兩位議員提出的建議，我非常支持。

不過，他們認為社會人士不能夠再有黃藍之分，有需要打破所謂的"僵界"僵硬的"僵"在社會服務方面發揮互相支援的角色。

林健鋒議員，你現在可以就修正案發言。
主席，首先，我要多謝15位議員就我提出的議案發言，並提出了很多具建設性的意見，豐富了這項議案的內容。

事實上，18區民政事務專員可以在政府各項政策中扮演更積極主動的橋樑角色，令政策制訂時及早照顧民情，而於政策落地執行時，亦可以確保於地區層面不變形、不走樣地落實。以抗疫工作為例子，面對近期廣東疫情，當地官員迅速決策並行動，全方位檢測篩查，穩住居民的信心。相比之下，香港疫情於上一個階段較為嚴峻時，最初的封區強檢出現了不少問題，但經過一段時間後，最近封區強檢都運作順暢了。我認為18區民政事務專員作為政府在地區的代表，應該要由愛國者擔任，而且他們應該最熟悉當區情況，當掌握封區資訊後可以制訂"問與答清單"，讓被列入封區強檢居民有信心，明白一切都是有序展開，不會讓居民感覺沒有人關心他們的心理和條件反射情緒。十八區民政事務專員除要強化"地區事務，地區解決"的工作外，於影響層面較廣的政府政策上，亦可以做好先頭部隊的角色，做到"耳聽八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舉個例子，最近政商界全城"谷針"，民政事務專員作為地區父母官，應該與地區領袖和社會領袖等緊密聯繫，加強宣傳區內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資料以至疫苗最新儲存數目，最好做到第一手的資料緊貼發放，令仍在觀望的市民及時掌握有關資料，盡快決定並完成接種疫苗。主席，民政事務專員若然有魄力，更有條件向前多走一步，在地區發揮"探熱針"的作用，令"與民共議"這4個字不再流於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由下而上得到體現。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區議會選舉以後，區議會泛政治化的情況嚴重，有議員把"反中亂港"的議題公然加入會議議程，令區議會原有地區諮詢職能失效。我建議，民政事務專員如果力所能及，亦要繼續跟進有關情況，撥亂反正，做到正本清源的效果。主席，要重振經濟，港人要免疫通關，生活回復正常，關鍵就是打好疫苗戰，令全港市民對疫苗有信心，坐言起行，預約並盡快接種疫苗，否則甚麼振興經濟的鴻圖大計也只是空談。屆時，大家只會陷入抗疫疲勞的惡性循環，社會各階層和各行各業也是大輸家。最後，我想強調，我對香港從來沒有失去信心，我亦深信香港在國家的支持下，一定可以走出困局。隨着《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的落實，香港未來可以聚焦在經濟民生議題，普遍大眾亦會體會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苦心，可以重建對社會的信心。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

我現在請何君堯議員動議修正案。